今次會議除了6項口頭質詢，我已批准葛珮帆議員、黃碧雲議員及梁美芬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244條，分別提出一項急切口頭質詢。今天提出的急切質詢均關乎政府就本港近日麻疹疫症爆發而採取的即時應對措施。

隨即我會分別請該3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然後其他議員可提出補充質詢。有意提出補充質詢的議員請盡早按下"要求發言"按鈕，以便大家可預算這項急切質詢大約何時結束，以及第一項口頭質詢大約何時開始。我會因應情況，盡量容許想提出補充質詢的議員提問。為讓更多議員提問，請議員提問時盡量精簡，不要發表議論。第一項急切質詢。
主席，麻疹是高傳染性疾病，可引致多種併發症甚至死亡。據報，衞生防護中心證實近日麻疹疫症爆發。本年至今已錄得超過20宗確診個案，而多名患者在機場工作。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指出，麻疹疫症第二輪傳播可能出現，情況嚴峻。

主席，麻疹由麻疹病毒所引起，屬一種高傳染性的疾病。麻疹可透過空氣中的飛沫或直接接觸病人的鼻喉分泌物而傳播，而透過被鼻喉分泌物弄污的物件傳播的機會則較低。一般而言，病人從出疹前4天至出疹後4天內可把病傳染給別人，潛伏期一般為7至18天，但可長達21天。雖然現時未有特定療法，但可處方藥物紓緩麻疹病徵，亦可採用抗生素醫治由細菌引致的併發症。我現就質詢的3部分，就有關本港採取的防控措施，作出回覆：一接種麻疹疫苗為預防麻疹的最有效方法。麻疹疫苗已在香港使用約50年，政府由1967年將麻疹疫苗納入香港兒童免疫接種計劃，為6個月至1歲的幼童免費接種一劑麻疹疫苗，並自1997年起分別於1歲及小學一年級為兒童免費接種共兩劑麻疹疫苗。此外，衞生署於1997年7月至11月期間並推行"麻疹疫苗加強劑注射運動"，為超過100萬名未曾接受兩劑麻疹疫苗的1至19歲兒童和青少年注射一劑麻疹疫苗。

事實上，自1967年引入麻疹疫苗後，本地麻疹發病率已大幅下跌。在衞生署定期進行全港免疫接種覆蓋調查中顯示，兩劑疫苗接種的整體覆蓋率一直保持在高水平，達到95%以上，而本地麻疹病毒抗體的血清陽性率反映絕大部分香港市民對麻疹已有免疫力。整體而言，目前資料顯示普遍香港市民感染麻疹的風險偏低。因此，香港亦於2016年獲世界衞生組織西太平洋區域消除麻疹區域核實委員會確認，香港已達至中斷麻疹病毒在本地傳播的目標。二為預防傳染病傳入香港，衞生防護中心港口衞生處一直於各口岸，包括香港國際機場、海港及陸路等口岸，執行健康監察措施，並備有紅外線熱像儀對入境人士進行體溫監測。如發現懷疑傳染病個案，港口衞生處亦會即時轉介醫療機構跟進。若接獲麻疹確診個案的呈報，港口衞生處會即時通知航空公司，把該患者曾乘搭的航班進行徹底消毒。

是次麻疹疫苗補種安排是為了保障對麻疹未具備免疫力的人士，主要目標員工群組如下：1在外地出生或1967年至1984年在本港出生；及2沒有接種兩劑麻疹疫苗；及3未曾感染過麻疹的人士。與此同時，機場管理局亦已於客運大樓內繁忙的地方即時加強消毒及清潔工作，保持環境衞生。三根據《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麻疹是本港現時50種法定須呈報的傳染病之一。所有註冊醫生若發現懷疑或證實屬須呈報的傳染病，均須通知衞生防護中心以作疾病控制。香港備有完善的麻疹呈報系統，流行病學和化驗室監測亦行之有效，一旦出現個案或爆發，有助快速應變。衞生防護中心於接獲麻疹個案的呈報後會立即進行流行病學調查，以找出可能的感染源頭和高風險接觸因素，並會通知相關的醫療機構和院所，以作出相應的跟進調查和控制措施。此外，衞生防護中心會追蹤與病人相關的接觸者，並向他們提供相關健康建議及資訊，以及進行醫學監察。衞生防護中心亦會基於流行病學調查所得資料，適時建議採取進一步針對性的措施以減低傳播的風險，包括為有需要人士安排麻疹疫苗注射。為讓公眾了解最新情況，衞生防護中心已適時透過新聞公布，交代有關個案的最新調查進展及跟進情況。

據報，近日麻疹疫症爆發：本年至今已錄得超過20宗確診個案，而去年全年只有15宗。

主席，我答覆葛珮帆議員的質詢時，已簡單說明了麻疹的背景資料及本港的防控措施。

考慮到本港歷來接種麻疹疫苗計劃的對象及他們現時的免疫力，疫苗的供應情況，機場爆發的情況等，我們認為現階段優先接種的對象主要為3個群組：1恆常香港兒童免疫接種計劃下的兒童；2機場員工；及3醫院管理局的醫護人員。

在香港兒童免疫接種計劃下，1歲兒童會在衞生署轄下母嬰健康院接種首劑MMR疫苗，其後在小學一年級由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的學童免疫注射小組到校為他們接種第二劑MMR疫苗。衞生署一直建議，在本地居住的兒童應根據香港兒童免疫接種計劃接種疫苗，以保障個人及社區健康。

主席，本港近日麻疹疫症爆發，據報本年至今已有26宗麻疹確診個案，而當中9宗的患者為在機場或航空公司工作的人員。

主席，我剛才回覆葛珮帆議員及黃碧雲議員的質詢時，分別闡述了衞生防護中心就近日香港國際機場爆發麻疹個案所採取的措施，以及香港麻疹疫苗接種的安排及最新的供應情況，現就最新發展作出補充。一自從3月22日確定機場出現爆發個案後，衞生防護中心非常重視機場的感染控制措施，尤其為於機場工作並對麻疹未具備免疫力的人士接種麻疹疫苗。衞生防護中心一直與香港機場管理局保持緊密聯絡，致力改善機場麻疹疫苗接種站的運作和情況，盡量方便有需要接種疫苗的人士。自上星期五至今，衞生防護中心已為超過1,650名機場員工注射麻疹疫苗，並由3月26日起再加派人手及增加接種時段，預料可將服務量由每天700人次倍增至1,300人次。另外，機場內的私營診所亦會在短期內為機場員工提供接種服務。衞生防護中心會繼續留意及檢視機場員工接種麻疹疫苗的情況，並會與機管局保持密切聯繫，研究進一步加強接種的安排。

醫管局早前已發出通告及最新疾病資訊，提醒前線醫護人員加強警覺性，若發現病人懷疑有麻疹徵狀，會即時通報及將樣本送交衞生防護中心化驗，並將病人隔離治療。醫管局醫護人員麻疹疫苗注射計劃將由下星期開始，首階段先為高風險部門的醫護人員接種疫苗，例如兒科、婦產科、血液科、臨床腫瘤科、深切治療部及隔離病房等。衞生署會與供應麻疹疫苗的兩家本地供應商保持緊密聯繫，確保有足夠疫苗為恆常香港兒童免疫接種計劃下的兒童、機場員工及醫管局醫護人員優先接種。二因應近日香港國際機場爆發麻疹個案，衞生防護中心已立即聯絡相關航空公司，確定相關航空公司有既定指引，列明患病員工不應上班，並已再次要求相關航空公司就指引加強教育員工，以保障公共衞生。根據《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麻疹是本港現時50種法定須呈報的傳染病之一。所有註冊醫生若發現懷疑或證實屬須呈報的傳染病，均須通知衞生防護中心以作疾病控制。最後，我在此再次作出呼籲，市民如計劃前往出現麻疹爆發或高發病率的地方，應先檢視其疫苗接種紀錄及過往醫療紀錄。非本港出生的市民應特別留意，因其可能未曾在童年時接種麻疹疫苗。任何未完成接種兩劑含麻疹的疫苗、疫苗接種紀錄不明或對麻疹免疫力有疑問的人士，應該於出發前至少兩星期，就接種疫苗事宜諮詢醫生意見。對麻疹沒有免疫力的懷孕婦女及計劃懷孕的婦女，以及仍未適齡在香港兒童免疫接種計劃下接種"麻疹、流行性腮腺炎及德國麻疹混合疫苗"的未滿1歲兒童，均不應前往麻疹爆發地區。由於麻疹的潛伏期可長達7至21天，沒有麻疹免疫力的接觸者如受感染，有可能於潛伏期內出現相關病徵，因此接觸者應觀察有否於潛伏期內出現麻疹病徵，包括發燒、皮膚出現紅疹、咳嗽、流鼻水和眼紅等。當出現相關病徵，應戴上外科口罩，停止上班或上學，避免前往人多擠迫的地方，以及避免接觸未有免疫力的人士，尤其是抵抗力弱人士、孕婦及未滿1歲的兒童。他們亦應在求診前預先知會醫護人員有關的病徵及旅遊史，以便醫療機構安排適當的感染控制措施，防止可能出現的病毒傳播。

當然，衞生署和醫管局已預留足夠疫苗供上述3個主要高危群組人士接種。

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的問題。針對香港的38萬名外傭，請問有何緊急應變措施？

多謝葛珮帆議員的提問。衞生防護中心其實已建議所有對麻疹未具免疫力的外傭接種MMR混合疫苗，最好在抵港工作前接種。

如果外傭未能及時接種疫苗，他們可在抵港後諮詢醫生的意見。

世衞建議第二劑疫苗可以在兒童15個月至18個月時或入學後接種。

大家要明白，訂購疫苗和確保穩定供應也需要一定的時間。在疫苗供應方面，正如我剛才所說，基本上，我們會為3個目標群組人士接種疫苗，至於其他類別的人士則需要前往私家診所接種。

至於衞生署和醫管局方面，我們已特別再預留一些疫苗，供我剛才說的3個群組使用。

主席，在麻疹爆發的問題上，似乎香港政府有些後知後覺，美國已宣布部分州份進入緊急狀態，除了同事剛才提及的菲律賓外，以色列同樣爆發麻疹疫症，對嗎？所以，我認為問題並非特別針對某一個國家。

正如陳議員剛才所說，而我也有提過，就是戴口罩是有效的預防措施。當然，我們都知道麻疹可以經空氣傳播，但除了空氣傳播外，亦可經口鼻分泌液體傳播。因此，我呼籲大家，尤其是在機場工作的人士，應該戴上口罩。這樣既可以保護自己，而另一方面如患者在潛伏期內戴上口罩，亦可以預防傳染他人。

換言之，理想情況與現實做法有落差，而幼童由18個月至入讀小一之間這段期間會面對較大風險，因為他們只接種了第一劑疫苗，尚未接種第二劑。

會否在幼稚園階段為幼童接種第二劑疫苗？

大家要明白，訂購疫苗和確保穩定供應也需要一定的時間。

主席，看過政府公布感染人士的資料，我感到有點擔心。

我母親已確認，由於我在農曆年三十晚發高燒，所以大家印象比較深，她確認我曾患麻疹，所以我有免疫力。

我想了解，究竟政府能否掌握哪些人士需要重新接種疫苗？

主席，近日世界各地均爆發麻疹，情況絕對不容輕視。

多謝潘議員提出的補充質詢。

我想問當局，對於那些已懷孕或準備懷孕的婦女，以及介乎1967年至1984年出生的高危人士，當局會否把他們納入優先接種疫苗的群組內？
主席，多謝容海恩議員的質詢。

對於屬於我剛才所說的3個目標群組的人士，包括在機場工作的員工或醫管局的醫護人員，政府已作了安排。至於其他人士，我們希望他們可以到私營市場接種疫苗。屬目標群組的人士，如果尚未接種疫苗而又擔心受到感染，我呼籲他們採取個人措施，例如戴口罩，這也是有效的預防措施。
主席，大家目前最關心的便是不知自己曾否注射疫苗。

陳議員提出一個很好的問題，我們的電子健康紀錄目前可由醫護人員查詢，公營及私營醫療系統可以互通，這是第一期。至於第二期，我們正籌備一個病人平台，這個病人平台可讓病人翻查自己的健康紀錄，我們正密鑼緊鼓籌備這個平台。
主席，局長剛才提到香港小朋友注射疫苗的情況，但有同事剛剛所說的是，在1967年以後出生的人不知自己注射了一劑還是兩劑疫苗。此外，有一個情況局長可能也知道，即近年有一群年輕的家長不相信疫苗，不讓小朋友注射任何疫苗，因為他們認為注射疫苗後會有其他副作用。

如果小朋友出生時沒有注射任何甚麼疫苗，但現在家長看到這個情況後開始擔心，小朋友如果已五六歲，再注射有關疫苗又是否可行呢？

截至3月26日，衞生防護中心一共錄得8宗相關的麻疹個案，影響機場或航空公司的人士。根據衞生防護中心的相關流行病學調查，全部個案均屬處於潛伏期，亦沒有接觸麻疹確診病人，部分個案的人士在病毒潛伏期或傳染期沒有外遊。初步的流行病學的調查亦顯示這些個案的潛伏期和傳染期也有些重疊。現時衞生防護中心會繼續密切監測情況。

主席，很明顯，政府並未有預案，我希望局方盡快制訂預案。
工聯會屬會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連續數天與機管局和衞生署密切聯繫，關注在機場工作的員工的接種疫苗情況。

還有一個問題，因為麻疹的初期病徵與......

麻疹的初期病徵與傷風、感冒和發燒頗為相似，有員工在服用感冒藥或退燒藥後便上班，因為不想被扣工資。

主席，我們還以為香港經過SARS及禽流感後會學得精明點。

主席，我們現在有100萬名新來港人士和20萬名菲傭。

其實我們非常關注現時的情況，而衞生防護中心亦正在密鑼緊鼓推行不同的措施和工作。因應現時的疫苗供應，而機場有爆發的情況，我們認為現階段要優先為我剛才提及的3類對象群組接種疫苗：第一，現時香港兒童免疫接種計劃下的兒童，第二，對麻疹沒有免疫力的機場員工，這未必是所有的員工，而是在1967年至1984年在本港出生、沒有接種兩劑麻疹疫苗及未曾感染過麻疹的員工，以及第三，醫管局的員工。

你已提出了補充質詢，局長亦已作答。你如不滿意，可在其他場合跟進。

至於4月到港的疫苗，有部分會分配到私營市場，我們暫時沒有聽到私營醫療市場有人手短缺的問題，現時最主要的問題是疫苗供應是否充足。

香港近年疾病傳播問題都比較嚴重，現時有麻疹疫症爆發，每年亦恆常有流感大爆發，以致公營醫療系統不堪負荷。報章每天報道鼠患失控，蚊患去年已成為風土病。

主席，何啟明議員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社區環境衞生。

局長在主體答覆經常提到高接種率和世衞，並指菲律賓和美國爆發麻疹疫症的成因，跟反疫苗運動有關，世衞甚至把"反疫苗接種運動"列為2019年十大健康風險之一。政府除剛才表示會加強宣傳外，還有甚麼應對措施？意大利去年竟可透過立法制訂不注射疫苗不准上學的措施，政府有否思考一些長期的措施來應對反疫苗運動？
主席，我們當然關注反疫苗運動，因為如果很多人有這種想法，對疫苗接種率會有影響。

我們非常關注這問題，衞生防護中心亦會加強這方面的工作。

以樂富的個案為例，患者在3月23日確診患上麻疹，但他在20日及21日分別前往不同診所，醫學監測的範圍是否只包括相應的醫生、護士，還是也包括同時段在診所內的所有病者？

衞生防護中心現時有既定的指引來進行這方面的監測。

東涌鄰近機場，幸好本港沒有出現社區爆發麻疹的情況，但我們應該高度重視，預防社區爆發。幼兒及小朋友是高危人士，我想問局長有否就東涌社區內的小學及母嬰健康院作出評估，以確保幼兒及學童能夠接種麻疹疫苗？有否這方面的評估？
主席，感謝周浩鼎議員的補充質詢。我剛才所指現階段優先接種疫苗的其中一個對象群組，就是恆常的香港兒童免疫接種計劃下的兒童。

2012至2014年間，約有7萬名須就豁免買家印花稅補作法定聲明的買家，但當中有不少人士以為稅務局不會從嚴追究，因此既不繳交稅款，亦不補作有關聲明，政府因而少收大筆印花稅稅款。過去5年，每年醫院管理局平均有6550宗未能向非符合資格人士收回醫療費用的個案，合共撇帳超過兩億元；當中有個案自2015年至今累計拖欠醫療費用逾600萬元。截至2017年12月，非本地違例吸煙者欠交罰款的比率高達兩成。截至2017年7月，大專畢業生拖欠學生貸款還款總額高達1億7,000萬元。儘管本人於去年6月13日行政長官質詢時間，向行政長官反映公共服務使用者拖欠費用情況嚴重，須採取措施以免香港淪為"走數之都"，但情況至今未見改善。

政府並不掌握資助機構追討欠款所招致的開支。或撇帳總額等方面的數據資料。一般來說，資助機構與政府部門一樣，均須確保公帑使用得宜，因此相關的政策局和部門會要求各資助機構提交經審計的周年財務報表，並設立適當的財務控制及監察制度，以確保有關資助機構會審慎使用公帑提供公眾服務，符合成本效益。二在處理應收款項的安排上，根據政府現行內部指引，管制人員有責任確保其政策局/部門迅速收取所有應收款項，並就逾期未收的欠款及時採取適當的追討行動。管制人員應確定政策局/部門已制訂及實施適當安排，確保如未能在合理時間內收到款項，其政策局/部門會及時採取適當的跟進行動追討欠款，包括發出催繳通知書及在需要時採取法律行動。此外，管制人員須定期檢討其政策局/部門內處理應收款項的程序和工作，並在需要時就追討逾期未收欠款事宜，發出切合其政策局/部門需要的會計指令及程序。管制人員只有在已採取一切行動而仍未能收回欠款的情況下，以及在有需要時徵詢法律意見後，才可考慮將欠款撇帳。政府各政策局和部門會繼續嚴格執行上述指引，通過不同方法向欠交款項人士，包括本地居民和非本地居民，追討欠款。至於議員提到個別處理方法，例如關於車輛方面，我們會按實際情況檢討機制。三根據《公共財政條例》，財政司司長須擬備下一財政年度的政府收支預算，將之提交立法會省覽。因此，財政預算主要涵蓋下一財政年度的政府收支預算。至於呆帳撥備的確認或引致的虧損，政府已在相關財政年度按應計制編製的"綜合財務報表"中的綜合財務表現表入帳，惟沒有專項分列出來。
主席，政府的主體答覆第一部分令人失望，也令我感到非常驚訝。根據政府提供的資料，2017-2018年度的撇帳總額上升接近1倍。

主席，就醫管局而言，其實有既定機制，以減少拖欠醫療費用的情況。

醫管局會不時審視追討醫療費用的機制，而我們亦會留意市場上普及的繳費模式，以利便病人繳費，從而減少拖欠繳費的情況。例如現時醫管局逐步提升現有自助繳費亭的功能，並研究採用不同繳費模式的可行性，希望透過多種方式，更利便病人繳付費用。
局方的答覆其實相當取巧，極有可能是要掩飾非本地居民在香港"走數"的情況。主體答覆的第一部分，使用的字眼是"不同人士欠交款項"，沒有指明是非本地居民或本地居民。

換言之，單是非合資格人士拖欠醫管局的款項，已佔政府該年度被"走數"總額的五分之一。為何局方遲遲不肯將本地居民和非本地居民"走數"的分項數字提供給立法會參考，並向香港社會反映？
主席，或許我需要澄清，我剛才提到的3年數字是政府方面的撇帳，並不包括其他法定機構或資助機構的相關數字。至於議員提到的有關方面的資料，我們也會跟相關政策局聯繫，看看如何提供。

第二項質詢。葉劉淑儀議員已預先通知我，她的質詢會由容海恩議員代為提出。
政府在2008年增設兩層政治委任職位，即副局長及政治助理。副局長的職責是協助局長處理政治工作，而政治助理負責向主要官員提供政治分析和意見，以及政治聯繫工作。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一有否定期全面檢討副局長及政治助理的職責及工作效率；如有，檢討所用具體指標，以及上次檢討的結果為何；如否，原因為何；二有否向副局長及政治助理提供專業培訓，以加強他們的游說技巧，以及與傳媒及公眾聯繫的能力；如有，培訓的模式及成效為何；如否，原因為何；及三會否考慮在遴選副局長及政治助理的機制中，加入一系列的客觀入職條件和考核，以確保獲聘者具備高水平的專業能力；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特區政府在2002年引入第一批政治委任的司、局長，組成最高層的政治領導層級；2008年政治委任制度進一步發展，增設兩層政治委任官員，即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形成目前的3層級政治委任制度。香港是一個多元、開放的社會，社會對政府施政的要求越來越高，不同持份者對政府施政往往有不同甚至矛盾的立場和意見，政治委任制度的設立，正正是回應社會的變化，希望令特區政府的管治更靈活和互動，確保施政能迅速有效回應社會訴求、滿足社會需要。政治委任制度可以靈活吸納政府體制內、外的人才出任司長、局長、副局長或政治助理，將社會不同界別、不同背景、不同年紀的人才帶進政府，在一支優秀、專業、常任的公務員隊伍配合下，令特區政府決策考慮更全面、施政更有效，亦可為特區培育政治人才。今屆政府的副局長及政治助理正正是來自社會不同的界別，有不同的專業背景，當中包括公共行政、政黨、商界、專業人士、學術界、傳媒及智庫等。政治委任官員必須緊貼社會脈搏、與社會互動，透過雙向溝通，讓社會大眾多了解政府的政策，同時可廣納社會大眾的意見，令政府決策更緊貼民情、切合社會需要。政治委任官員亦須認同行政長官的管治理念，協助落實行政長官的政綱。就葉劉淑儀議員透過容海恩議員提出的質詢，經諮詢相關辦公室及政策局後，我綜合答覆如下：一副局長直接向局長負責，主要協助局長處理各方面的政治工作，尤其是處理與立法會相關的事務，包括出席立法會會議、其轄下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及事務委員會的會議，解釋政府政策、遊說政黨、各級議員和社會各界支持政府提出的政策、立法及公共開支建議。副局長亦會出席政黨、社區組織，以及工商及專業等團體的活動、公眾論壇、研討會及諮詢會等活動，加強政府與各界的溝通。副局長亦會與傳媒保持密切聯繫，解說政府政策。

政治助理負責協助司長、局長和副局長提供政治分析和意見，以及進行政治聯繫和遊說工作，包括與政黨、議員、傳媒和相關持份者，包括青年團體、社區組織等，保持雙向聯繫。政治助理亦負責擬備演辭及傳媒發言。現屆政府非常重視青年"三業、三政"，即關注青年學業、事業、置業，並鼓勵青年議政、論政、參政，政治助理自上任開始，在教育局的安排下，不定期到學校與學生交流，多了解青年的想法，拉近政府與青年的距離。各政策局/辦公室的副局長和政治助理須向其直屬司長或局長匯報工作。司長和局長負責督導其副局長和政治助理，以及檢視其工作績效。二在培訓方面，公務員培訓處的課程主要為公務員籌辦，但同時歡迎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參加包括有關提升領導能力、談判策略和技巧、與傳媒及公眾聯繫、區議會互動等課題的課程。此外，行政長官辦公室亦會不時為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安排講座和經驗分享，以協助他們更有效地處理日常的工作。例如去年9月，部分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獲安排到北京的國家行政學院，參與國情研習班，課題涵蓋政治、經濟、外交、國防、社會制度等。過去一年，行政長官辦公室亦特別為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安排內部講座，主題包括法例草擬的流程、行政署的工作等，增加他們對政府內部運作的認識。三關於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的委任方面，在現行制度下，由行政長官主持的聘任委員會負責評估和考慮擔任副局長和政治助理職位的建議人選，由行政長官作出委任。聘任委員會成員包括各司長、相關局長及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現屆行政長官組織管治團隊的原則是廣納賢能、用人唯才。

我很認同剛才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指出的一點，就是政治委任官員必須緊貼社會脈搏、與社會互動，我認為他們也要與議員加強聯絡和溝通，解釋現時政策。

主席，多謝容議員提出的補充質詢。首先，我不方便評論個別個案，我亦不了解相關背景或實際情況，請容許我就此作出整體回應。第一，政治委任官員及高級公務員，特別是常任秘書長及副秘書長，都是特區政府管治團隊的組成部分。作為一支團隊，大家一同工作並各司其職。第二，各政策局的政策範疇有所不同，有些比較技術性，有些比較政治性，也有些側重民生工作，所以每個政策局的內部分工亦可能有所不同。

如果議員對個別同事或官員有任何意見，最直接的方法是向他們所屬的司長或局長反映，問題一定可以得到解決。
主席，副局長或政治助理的選任，始終與傳統政務官體系不同，工作經驗亦有差異。為了讓副局長或政治助理在相關政策局更有效地發揮作用，政府會否只安排他們專注某個範疇，不會像公務員般在各政策局之間輪調？
主席，多謝陳議員提出的補充質詢。

主席，政治問責制分為3層，我不知道葉劉淑儀議員為何只提及副局長及政治助理，沒有提及局長及司長？

但是，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沒有提到加入客觀的入職條件。他提到的條件，例如對國家及社會有承擔、熟悉有關事務等都是主觀的條件。現任政治助理多數來自新聞界或曾任區議員。

政治分析可能包括政策分析，為何不需要客觀的入職條件？

政治委任制度的最大特色是方便政府在政府體制內外吸納人才，擔任政治委任官員。

他們要接觸各界人士，包括議員，以收集各方意見並進行分析。

在很多重要會議上或在政策推出前，他們要與不同黨派的議員溝通，進行政治遊說或聯繫工作。

在我最初擔任議員的時候，在我的選區九龍東有一幅海濱用地上將會興建VTC校舍，居民對此反應強烈。

我問他："我不是持份者嗎？

是否代表局長推搪議員，破壞行政立法關係？

第一，正如我剛才所說，政治委任團隊包括局長、副局長和政治助理3個層次的官員。

主席，我剛才答覆時表示，副局長和政治助理要向所屬局長負責及接受局長的督導。
在委任本屆問責團隊時曾發生小風波，當時聽說香港電台主持蘇敬恆會獲委任，但最後好像因一些黨派有意見而沒有委任他。此外，在問責班子中，有些人是在區議會選舉敗選後加入政府，有些人本來有黨派背景。我想請問局長，如何避免問責官員的委任工作，給人政治酬庸而不是用人唯才的印象？
我在主體答覆中已表示，招聘副局長或政治助理的工作由聘任委員會負責，成員包括行政長官、司長、局長及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我們按照廣納賢能、用人唯才的原則，並考慮各種相關因素後作出聘任決定。

不過，這位副局長未曾與業界溝通，只顧"自拍"，究竟"自拍"是否擔任副局長或政治助理的其中一項必要技能？

我剛才強調必須好好解釋和推行政策，這點很重要，整支管治團隊內的政治委任官員及高級公務員，同心協力進行工作，對政策進行分析和提出建議，並考慮各項因素，包括政治因素和取態等，然後作出決定。

近日，保安局提交修訂《逃犯條例》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的建議，並指出該建議的觸發點是一宗在台灣發生涉及港人的謀殺案件。

保安局在主體答覆第三部分的末段提到"我們的建議不會影響任何現行移交逃犯的長期安排"，但我想指出，這只是政府單方面的觀點。

局長，你有否補充？

主席，香港與內地討論移交逃犯20年也談不攏，是否因為附表缺少了某幾項罪行類別？其實，問題一定是出於雙方的基礎法律和人權保障不同等大原則。主席，香港現時突然向內地以至百多個國家開放移交逃犯的安排，政府又指會與這些國家在長期協定生效前一次過......

主席，我聽到局長說，這是他的個人決定，我有沒有聽錯？

代理主席，《鄉郊代表選舉條例》訂明，鄉郊一般選舉所選出的指明鄉村及墟鎮的代表，是有關鄉事委員會的委員，而鄉委會的執行委員會委員及其他幹事由其委員互選產生。

代理主席，我現就質詢的3個部分答覆如下：一及二政府多年來一直致力與鄉議局檢討鄉事委員會選舉安排。現時，新界27個鄉事會選舉須按其組織章程進行。為優化鄉事會的選舉程序，民政事務總署在2006年與鄉議局及各鄉事會磋商並達成共識，制訂了《鄉事委員會選舉範則》。鄉事會採用《範則》作藍本，訂下各鄉事會選舉主席、副主席、執行委員及大會會員的選舉原則、選舉詳情及投訴的處理等。其後在2012年，民政事務總署聯同鄉議局進一步優化有關《範則》內鄉事會的選舉安排，包括選舉原則、民政事務專員的角色、席位數目、任期、職位出缺的處理、投票資格和喪失投票情況、選民登記、選舉日期、補選安排、提名程序、候選人、提名人和和議人的資格、退選安排、投票和點票程序、投訴處理和就選舉提出質疑的安排等，使其更貼近法定選舉的安排。而各鄉事會亦在其組織章程中指明選舉程序必須符合《範則》的規定。

民政事務總署會待鄉事會和鄉議局於本年6月完成換屆選舉後，與鄉議局舉行"鄉郊選舉檢討工作小組"會議，研究如何完善鄉郊選舉的安排，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在尊重鄉郊歷史傳統的基礎上，積極探討如何進一步優化鄉事會選舉。三根據相關選舉法例規定，鄉郊代表選舉的選民登記資格，與涉及立法會地方選區及區議會選區選舉的選民登記資格並不相同。就居民/街坊代表選舉而言，選民有居住年期的規定，申請人必須是香港永久性居民，並在緊接申請登記當日之前的3年內一直是有關鄉郊地區的居民；而"居民"的定義是申請人的主要住址是在該鄉郊地區內，而該主要住址是指申請人居住的並屬其唯一或主要家居居住地方的地址。原居民代表選舉方面，只要是該村的原居民或是該村的原居民的配偶或尚存配偶，無論是否香港永久性居民或是否居於香港，亦可登記為選民。至於要成為地方選區選民，申請人必須是香港永久性居民和通常在香港居住，登記住址只要是其本人在香港的唯一或主要居所，並無居住年期的規定，申請人亦沒有與原居民身份有關的要求。基於兩類選舉的選民資格不同，民政事務總署和選舉事務處各自編製獨立的選民登記冊。如將兩套登記冊合併及以自動方式作登記，會引致某些不符合資格的人士被錯誤登記為鄉郊代表選舉的選民或地方選區選民。為保持選民登記制度的公信力及提高選民資料的準確性及完整性，民政事務總署定期與選舉事務處覆核居民/街坊代表選民登記住址，並會在有需要時作出跟進調查。
代理主席，現時香港新界27個鄉事會在地方事務上的影響力跟區議會不相上下，當選主席的人可以身兼數職，既可當上鄉議局的當然議員，又可以成為選舉委員。可是，現時鄉事會受村民和公眾監察的程度卻差不多是零。無論是組織章程、會議的議程、文件、紀錄甚至是過程，喜歡便公開，不喜歡便可以閉門進行。局長完全迴避我主體質詢的第二部分，關於鄉事會的運作。政府會採取甚麼措施令27個鄉事會的運作可以一如區議會般，以透明開放的方式向公眾和村民負責？
代理主席，我剛才在主體答覆已清楚回答，鄉事會的選舉和運作須受組織章程規範，而且有數點是獲得保證的。

第二，在選舉過程中，同樣是由一名民政事務專員擔任選舉主任，負責監察該次選舉。

因此，我相信這多方面可以作為一種保證，確保選舉公平公正，而且具有透明度。

代理主席，本屆政府致力於體現青少年的"三業三政"，即鼓勵青少年參政、議政和論政。鑒於公眾對鄉郊事務日益關注，請問當局會否投放更多資源，廣泛推動和宣傳鄉郊代表選舉，並呼籲合資格人士進行選民登記，積極投票或成為候選人？此外，當局有何措施鼓勵青少年參與鄉郊事務及鄉郊代表選舉？
代理主席，我們非常重視不同層級的鄉郊選舉，包括鄉郊代表選舉，亦非常鼓勵合資格人士登記為選民，特別是在選民登記之前，我們會進行廣泛的宣傳，甚至到鄉郊進行宣傳。當然，每次選舉過後，我們也會繼續加強這方面的工作。至於鄉郊代表選舉的投票率，其實是十分高的，大約超過五成。我們希望未來依然能夠保持這高投票率，令所選出的代表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代理主席，首先我要申報，我是新界鄉議局主席，也是現任及候任屯門鄉事會主席和龍鼓灘的村代表。我想強調，現時93%的鄉事會委員都是經由鄉郊代表的法定選舉產生，是公平、公開和依法的，並具有民意基礎。至於餘下的7%，則是按照鄉事會委員的產生辦法選出，即基於每一個鄉村獨特的歷史原因、文化習俗而各有不同的組織章程。

我想問局長會如何優化選舉過程，並在尊重各鄉歷史傳統的前提下，以循序漸進及按部就班的方式，研究把鄉事會的選舉納入法定選舉的規管？
代理主席，我們非常同意鄉郊選舉與其他選舉的其中一個重大分別，是其歷史傳統，其中一些選舉可能已有超過半世紀歷史，所以我們有需要尊重傳統。不過，另一方面，時移勢易，社會不斷進步，社會大眾的要求亦已逐步提高。

代理主席，局長與劉業強主席口口聲聲說有組織章程，現時的問題是我看不到有組織章程。各位，雖然我是村民，但我也不知道八鄉鄉事會的組織章程寫的是甚麼，竟然還說鄉事會具有透明度，這真是天大的笑話。代理主席，網上報道政府打算進行一項改革，就是在網上公布鄉事會主席及副主席選舉的得票數字。

政府說會與鄉議局舉行鄉郊選舉檢討工作小組會議。我的補充質詢是，作為一名普通村民，我和其他村民及公眾是否可以參與工作小組的檢討工作？

我是問有否公眾參與的方法？

代理主席，去年颱風山竹吹襲香港，很多村屋受到破壞，一切都要靠鄉事會自發性協助村民解困。可是，鄉事會獲得的資助一直有限，很多鄉也要靠義工幫忙。鄉事會的秘書除了負責聯絡工作外，還要處理行政工作及接見村民，實在很吃力，試問又怎能兼顧選舉的宣傳及其他工作呢？因應社會要求鄉事會提高透明度，政府會否相應增加鄉事會的資助，讓他們可以增聘人手應付未來選舉的宣傳工作，以增加選舉的透明度？
代理主席，我們會定期與鄉議局商量及聽取他們對於資助的意見，而過往亦曾在資助金額有不定期的增加。

但是，現在的問題是很多已在鄉村居住超過3年的村民，並不知道自己有資格登記成為另一個選舉的選民。

局長會否考慮多走一小步，提高這些已在鄉村居住3年的居民的登記比例？
代理主席，很高興聽到朱議員再沒有要求將兩個名冊合二為一，他亦同意合二為一可能會產生很多問題。現時觸及的問題，是如何做好宣傳推廣的工作。

局長沒有回答，是否會聽取我的意見去做？

代理主席，今年剛結束的鄉事會選舉令香港人嘆為觀止，既有黑社會打鬥，又有淋紅油，應有盡有，實在是香港的耻辱。剛才局長"賣口乖"，要他做甚麼也答應會做。

代理主席，我們每次完成選舉後，必定會與鄉議局商討有關的優化工作，而我相信這項工作必定會在今年內展開並進行商討。我剛才也提過，《範則》的內容從電腦打印出來差不多有23頁，很多事情均已鉅細無遺地羅列，所有事情都需要依據《範則》去做。

代理主席，我們會在今年展開商討。
最後一項口頭質詢。

不少知名的全球性特許經營商也在香港開業，亦有本地的商品和服務採用這種模式經營。

特許經營商與特許加盟商的合作是商業關係，根據雙方同意的合約而訂定，受合約法，包括普通法及適用法例，例如《失實陳述條例》所規管。

香港現時與特許經營有關的合約法運作良好，政府並無計劃訂定專項法例或制度規管相關的商業行為。基於尊重締約自由的原則，政府亦不宜透過限制雙方合約內容或形式，或強制訂定合作安排等方式介入特許經營商和特許加盟商之間的商業運作和糾紛。至於保障消費者的法例，顧名思義，其主要目的是維護消費者的合理權益。特許加盟商從事的是商業行為，所面對的投資及營商風險，不宜亦不能以消費者保障的法例處理。政府的一貫政策是為各行各業提供有利的營商環境，以及適切的支援，讓業界發揮所長。工業貿易署為中小企業提供多方面的支援，包括成立中小企業支援與諮詢中心。中心與工商組織、專業團體、私人企業和其他政府部門合作，為中小企業提供免費的營商資訊和諮詢服務。中心的"問問專家"業務諮詢服務，為中小企業約見專家，在不同經營範疇，包括特許經營提供意見。中心的中小企業"營商友導"計劃，則安排新進的中小企業東主就不同行業，包括特許經營，以一對一形式向經驗豐富的企業家及專業人士請教營商技巧。中心亦有舉辦有關特許經營的研討會，由嘉賓講者講解透過特許經營發展業務時應注意的事項，以及一般而言總店給予加盟商的支援，並分享如何成功發展特許經營網絡和探討中小企業選擇成為加盟商時應考慮的因素等。工業貿易署會繼續推行及優化這方面的服務。

展覽會為有意引入或加盟特許經營品牌的企業或人士提供一站式平台，讓他們物色特許經營品牌、尋找合作夥伴，以及掌握特許經營要訣。展覽期間，來自全球各地的專家及業界代表主持一連串研討會，分享在這方面需要注意的事項、法律須知、商業概念，以至特許經營業務管理，向有意從事特許經營的人士提供有用的資訊。總括而言，一如其他商業模式，特許經營受現行法律規管及保障，政府並無計劃就特許經營訂定專項法例或制度。

局長剛才提到中小企，實應為中小微企。我很明白香港奉行市場經濟，我們亦很珍惜，但其他的自由經濟體，包括美國、澳洲和加拿大，都有專門法例規管特許經營商，英國和新加坡亦有專門制度和行業守則，香港卻甚麼都沒有，局長剛才表示，會繼續甚麼都不做。我不知道曾否有人向局長投訴，因為消委會不能接受這類求助個案。很多受鼓勵創業的人，例如"銀髮創業"或初創企業者紛紛墮入特許經營的陷阱，連退休金都蝕掉。我想再問局長，會否考慮最少在行業機制方面，像其他自由經濟體般設立某些制度，鼓勵有關行業訂定專業守則？

當我們鼓勵市民創業時，他們卻墮入創業陷阱，我希望局長可以認真考慮並再回應。
代理主席，梁美芬議員剛才所說的與我在主體答覆中所指的事實有差距。第一，現時並非沒有法例規管特許經營，但我們不贊成亦不打算為特許經營設立專項法例或制度。原因很簡單，我在主體答覆亦有提及，在現行法例中，如發生梁議員所述有人基於另一締約方的不良或不法行為而受騙，例如錯誤陳述引致他們墮入不公平的合約締結陷阱，現行法例是有所規管的，而特許經營商與特許加盟者之間也受合約法規管。

梁議員剛才提及能否以保障消費者的方式規管這行業，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也提到，有關做法並不合適，因為特許加盟者並非消費者，他們亦為經營者，不過他們是透過合約合作的經營者。

至於支援方面，我在主體答覆亦提及，無論是政府部門以至香港貿易發展局均因應此經營方式日益普及，而舉行業內人士或專家的經驗分享聚會，這方面可繼續推行。梁議員亦提到業內合作或規管，我是歡迎和贊同的，亦可以透過我剛才所述的兩種方式，即工業貿易署對中小企的支援，或香港貿易發展局每年舉辦的展覽，為這些企業提供支援。同時，我亦留意到此類企業中亦有4個行業自發的組織。

政策是活的，但如果沒有政府幫忙推動，便只會像局長的答覆般，一切維持現狀，結果一批又一批人，像當年的雷曼苦主到立法會議員辦事處申訴。

局長可否放寬考慮這個問題呢？

如果以不合適的方法和法例作支援，我相信便難以實行，特別是我們不可能要求消委會介入一個不屬於買賣雙方問題的個案。我同意梁美芬議員所說，有些人在決定以特許經營的方式創業時，可能沒有看清楚情況，以為門檻很低，只需一筆很小的資金即可，便不予深入研究。其實每位做生意的人均須看清楚合約，這是商業活動的一個很重要元素。我要多謝各位議員，特別是一些有法律背景的議員可能會提供協助，但責任始終在於締結合約的雙方。

如果不交由消委會規管，政府能否由局方或由某專門部門，甚至一個專責委員會去處理這方面的問題？因為現時的趨勢是，越來越多人打工數十年後，轉而加入特許經營，把自己所有退休金放進去，但卻毫無保障。
代理主席，我理解梁議員關注的原因，但我亦希望她留意我剛才花了10多分鐘所作答覆的全面性。我所說的，並非單單指是否有專項法例，也不是可否交由消委會或透過消費方面的法例處理，而是整個行業究竟建基於甚麼？是建基於合約，特別是像梁議員所指，如果這些人是把辛苦賺來的血汗錢投資在一項生意上，他們更應看清楚，起碼要看清楚合約的內容，或在有需要時諮詢專業人士。

如果像梁議員剛才所述的情況般，即涉及詐騙時，現有法例是可以規管的。

我很感謝梁議員昨晚向我提交了一些研究結果，顯示香港有別於美國和中國內地等地的情況。

但是，沒有專項法例並不等於沒有法律保障。我剛才提到，在現有法例中，包括合約法，包括《失實陳述條例》以及對詐騙的禁止等，均可作出規管。我相信梁議員也同意，任何投資均涉及金錢，無論金額大小，雙方都要重視對合約的理解，而若因雙方對某些事項不清晰，令投訴增多，特許經營商的商譽也會受影響。基於這些原因，我們也要尊重雙方的情況。

其他自由經濟體，例如美國、澳洲、加拿大訂有專門法例，而英國、新加坡、新西蘭雖然沒有專項法例，但有關行業的協會亦特別頒布一些行業守則。

其他自由經濟體為何又肯這樣做？
代理主席，我剛才也答過部分問題。第一，如果行業內能夠自訂一些守則，政府也歡迎。我亦留意到這個行業中有4個這類商會，當然，這是一件好事，行業會最清楚自己的情況，亦能反映雙方的情況。世界各地確實有不同制度，我剛才已指出，美國和中國內地都有一項明文法，但是英國卻沒有。這可能是由於我們法律體制不同，在普通法中，有合約法及我剛才列舉的條例作出這方面的管制，所以不可以說沒有一項專責的法例，便等如完全沒有管制，這樣會予人一種錯覺。但是，就這個行業而言，一如我剛才在主體答覆最後部分所說，無論工業貿易署或香港貿易發展局，均有針對這個行業，透過其主辦或資助的計劃，鼓勵這些行業討論或分享經驗。

為了令廣播及電訊業在香港能持續發展，政府一直致力更新相關法律的規管架構。繼2012年完成第一期更新工作，成立通訊事務管理局作為廣播及電訊兩個行業的單一規管機構後，政府現正進行第二期的更新工作，分兩個階段檢討香港廣播及電訊業法例及規管制度，令討論更為聚焦。

《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落實第一階段"電視及聲音廣播規管架構檢討"的建議措施。近年，互聯網廣播服務蓬勃發展，對傳統廣播業帶來很大的競爭及壓力，適當地為傳統廣播業"拆牆鬆綁"，可讓業界能夠有一個較為平衡和可持續的投資和營運環境。"電視及聲音廣播規管架構檢討"的結論是現時監管廣播服務的法定架構仍然相稱和合理，所以應維持不變。現時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及通訊局依據廣播服務的普及程度，發出不同牌照的兩層發牌機關的安排，亦應得到保留。同時，互聯網電視及電台節目服務應繼續維持不受廣播發牌機制規管。雖然檢討認為整體規管制度維持不變，但在個別範疇裏，政府認為有放寬的空間。我們提出的放寬建議，涵蓋3個主要範疇，分別是放寬"跨媒體擁有權的限制"、放寬"外資控制權的限制"及取消"持牌人必須為非附屬公司的規定"。第一，就"跨媒體擁有權的限制"，《廣播條例》及《電訊條例》第3A部規定，除非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基於公眾利益批准，否則"不符合持牌資格人士"或"喪失資格的人"不可持有或控制免費電視、收費電視牌照或聲音廣播牌照。我們建議從"不符合持牌資格人士"及"喪失資格的人"的定義中，刪除過時的類別，例如"非本地電視持牌人"、"其他須領牌電視持牌人"、"廣告宣傳代理商"，以及"本地報刊東主"等，並同時收窄"相聯者"定義中"親屬"的範圍。第二，就"外資控制權的限制"方面，現行《廣播條例》和《電訊條例》第3A部所載列的外資控制權限制，例如持牌人的居港規定、扣減非香港居民股東在股東大會上的表決控制權等多項措施，一直以來行之有效，我們建議維持不變。鑒於實際運作經驗，我們只建議對受限制表決控權人須取得通訊局事先批准，方可持有免費電視持牌人股份的百分比門檻，由現時的"2%、6%、10%及以上"，輕微調整至"5%、10%、15%及以上"。第三，我們建議取消現行免費電視或聲音廣播牌照不得批給任何附屬公司的規定，讓持牌機構可更靈活營運和發展。有關上述建議的詳情，我們已在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中交代。就此，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於去年5月亦進行了為期3個月的公眾諮詢，回應的持份者大致上支持上述的放寬過時要求及理順規管安排的立法建議。政府一直多管齊下促進廣播業的發展，除立法建議外，其他不需立法的措施亦已陸續推展，例如通訊局已於2018年7月修訂其業務守則，放寬電視節目中對間接宣傳的規管；通訊局亦已採納公眾諮詢期間持份者所提出的建議，推行一系列行政措施，進一步便利廣播業運作，減低業界的遵行成本。代理主席，我希望各位議員能夠支持《條例草案》，令建議的放寬措施得以早日落實，促進廣播業創新和投資，以及持續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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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立法效力的議案辯論。"要求政府擱置設立中港移交逃犯安排"議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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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我動議我的議案。去年一宗涉及港人的台灣命案，疑犯事後逃回香港，由於香港現行法例禁止特區政府把逃犯交給中國其他地區，因此我們無法把疑犯送往台灣受審。保安局表示要堵塞漏洞，提出修訂《逃犯條例》，一併放寬把逃犯引渡至中國內地的限制，將來不單要把疑犯送交台灣受審，還允許香港日後可以移交逃犯至內地。

代理主席，局長表示，如果我們不這樣做，罪犯便會逍遙法外，香港便會成為逃犯天堂。客觀而言，局長有否提供任何數據嘗試說服香港人，香港過去20多年就是一個逃犯天堂呢？

邱騰華局長剛剛離席，他就《2019年廣播及電訊法例條例草案》尚且要諮詢公眾3個月，但這個牽涉到中港引渡的問題，局長竟然連諮詢，即簡單上載文件到網上，要求各界提供意見也不敢做。

這完全不能夠接受。事實上，回歸20多年，中港引渡一直沒有任何進展，因為中國政府不能接受香港人所信奉的一套法治精神和人權原則。

特區政府清楚表示希望為死者討回公道，那他們未來又如何保障香港人有公道可言呢？局方可能也知道，這樣硬推修例，確實令市民不快，因此局方解釋，所有移交逃犯的申請將來也會有法庭把關，即使不相信局方及特首，也可以相信我們的法庭。我們的法庭確實載譽國際，我們的司法制度亦廣受世界稱頌，但局長為何只說一半，卻不說另一半呢？法庭如何把關？法庭並無三頭六臂，即使在司法獨立的情況下，即使法庭盡力希望能夠把關，也要視乎法律是否真的容許法庭把關。

代理主席，我必須強調，我亦期望局長能夠清楚知道，法庭處理引渡申請的過程絕非普通的刑事審訊，法庭只能按表面證供這個標準來處理案件，申請引渡的國家只要文件充足，有足夠簽名，法庭便要按表面證供，假設席前的相關文件全部均可信及可靠。即使一名被告人希望提出一些對自己有利的證供，法庭也不能夠在該階段處理，只能夠要求被告人在申請國家的法庭處理，因為這是法律設下的框架。法庭可以考慮相關案件是否牽涉宗教或政治，但試問全世界又有哪個國家或政府會愚蠢至坦蕩蕩告訴你，那宗案件是一宗政治檢控呢？所以，代理主席，如果局長以為憑他的數句話，便能夠說服香港人，欺騙香港人，法庭把關這個概念能夠成立，他絕對低估了我們對於法律的常識和智慧。

所有案件均應該盡快進入法律程序，以及盡量確保被關押的人有法律代表，有見家人的權利，這些全是我們認為如氧氣般基本的東西。更重要的是，每一宗法庭案件，特別是刑事案件，法庭審訊應是公開的，每一項判決，大家均能看到。香港具有非常優良、歷史悠久的上訴機制，這反映香港的法治傳統和法律精神，是我們珍視的東西。

代理主席，這才是我認為這次特區政府最不負責任的地方。明明內地的制度與我們的制度相差何止千里，但為何特區政府仍然冥頑不靈，繼續堅持要這樣做？對於台灣的慘案，每個香港人也希望能夠為死者討回公道，但這絕對不應該是一黨一議員的專利。代理主席，我們亦不妨參考一下台灣在1990年和2009年的經驗。台北和北京兩岸透過智慧，透過海峽交流基金會和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簽訂協議，並就偷渡犯引渡達成司法互助協議。

這個平台成立已久，而台灣當局亦希望透過這個平台與香港達成協議，為何特區政府在台灣3次要求下，仍然置若罔聞呢？

當然，特區政府可能有其他大道理，但有甚麼方式比透過這個平台更能直接處理台灣的要求，而避免捲進其他不必要的政治爭拗呢？

當然，政府亦提及案件涉及可判監3年以上的罪行時，才可以移交逃犯。政府冠冕堂皇派發定心丸，說將來內地不會用經濟罪行濫告香港市民，把大家送回去受審。這次的修訂並無剔除貪污、賄賂、走私、進出口違禁品等罪行，在內地，這些罪行往往充斥似是而非的證據，以掩蓋真正的政治目的。我們必須知道，這次讓步根本不能回應坊間以至國際社會對於兩地法制差異的疑問。當昨天特首林鄭月娥表示她是出於同理心、憐憫心，才會這樣處理有關逃犯引渡的法例的修訂時，我不知道她的同理心是否包括擔驚受怕的香港人？代理主席，更荒謬的是，議會內有建制派同事聽到特區政府表示要修訂《條例》，避免香港成為逃犯天堂時，均拍手稱好，說修補漏洞後讓香港不再是逃犯天堂。但是，當政府表示要剔除這些經濟罪類時，他們仍然支持，難道他們不介意香港變成經濟罪犯的天堂嗎？代理主席，難道香港可以大開中門，吸引全世界干犯與破產、環境污染或知識產權有關的罪行的人把香港當作避難所嗎？

如果特區政府真的如他們口中所說那麼愛惜香港人，請他們也要考慮這一點。特區政府和李局長還有時間，可以考慮不要把這項備受爭議的《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現時《條例草案》尚未首讀，無需急於處理。代理主席，我們希望特區政府能夠理性聆聽我們的憂慮。民主派從來都是非常謹慎小心地看待各項法例對香港的影響。當然，我們每次都希望自己的預測錯，但非常不幸，我們每次的預測都是對的。

特區政府其實還有時間，我希望李局長能夠回頭是岸。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楊岳橋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有兩位議員要動議修正案。

根據法治精神，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為何商人做生意便可以高人一等？

香港政府和林鄭月娥偽善的程度可謂是鋪天蓋地的，是不靠譜off the chart的。她說我們通過修例後，便可以有法律基礎跟台灣討論——討論個鬼？

今早，林鄭月娥還有氣無力地說，如果修例建議獲得通過，我們便會有法律基礎跟台灣商討。

說甚麼同理心、同情心、憐憫心，那種偽善完全是不能想象的。

做人誠實一些比較好。

便是秘密審訊，連家屬也不准進入法院，閉門審訊，然後宣布終身監禁、囚18年、15年、褫奪政治資格等，有沒有搞錯？我可否有自己的證人，或由我親自盤問控方證人？

可是，就在大約兩天前，當局向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提交了一份大灣區文件。

真要命，這即是承認我們現時仍然未與國際接軌。

即是說，如果在大陸進行審議或仲裁，套用大陸的法律，公信力便是一般的。其實，說到底，就是對中國大陸的司法和法律制度沒有信心。我亦想提醒香港的商界和商會，我相信他們即使只是做生意，但經常也會被人說是銅臭之輩，對此我不同意。我認為做生意的人為社會經濟帶來很多貢獻。

經何先生追問後，他的朋友答道：說不定將來被人逮捕坐牢。我現引述何先生接着的發言：香港的成功源於採用普通法法制，如果是次修例是為了跟其他普通法地區和國家接合，各界很可能會接受；但是次修例旨在與法治水平不同的地方接合，我們便要考慮清楚，切勿衝擊普通法，以便香港保留良好的營商環境。

屆時疑犯是否有獨立公正的律師辯護？

現在已是3月，浪費了11個月時間。

2011年，中國人民大學發表的論文指，內地不應該跟香港簽署政治犯不引渡協議，否則便相當於用香港資本主義制度否定內地社會主義的人權。內地聲稱劉曉波是罪犯；難道李家超、林鄭月娥或律政司司長會說劉曉波、王丹是政治犯嗎？

特首林鄭月娥表示，是次修例有兩個主要目的，一是處理一宗在台灣發生的殺人案，二是填補現時制度上的缺陷，令香港可與其他地區有效合作，避免香港成為罪犯藏身之所，更直言是受到同理心、憐憫心的驅使。代理主席，對於特首這番說話，我覺得實在是假仁假義、假慈悲。事實上，她真正是想瞞騙社會，借刀殺人以達到其政治目的。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香港回歸時訂立《逃犯條例》，適用的司法管轄區並不包括中國內地，這根本不是漏洞而是故意的選擇，因為中國內地的司法制度未能達到最基本要求。《中英聯合聲明》已清楚指出，中英兩國同意根據聯合國的規定，國際間移交逃犯的協議必須符合一項最基本原則，就是疑犯在移交後能夠得到公平審訊，而國際人權公約亦對"公平審訊"有清晰的定義。不過，無論在回歸前或回歸後，中國內地的司法制度及人權保障均明顯不完善。因此，當時把中國剔除在《逃犯條例》以外是有根有據的，絕對不是漏洞，而是保障人權的一道屏障。

再加上內地政府打壓維權人士的事件不斷，正正反映中國內地的人權狀況令人擔心。目前的情況可能比20年前更差，這樣當局憑甚麼理據提出修例呢？代理主席，談到該宗台灣殺人案，即使特區政府成功修例，是否就能成功移交疑犯？

代理主席，原因是台灣當局已清楚表示，為了保護台灣的政治地位，修例亦無法促成台灣與香港政府的合作。移交疑犯談何容易？事實上，台灣大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邱垂正已公開批評《條例草案》，亦強調如果《條例草案》按照中央政府定義的"一個中國"原則，將矮化了台灣的政治地位，他們絕對不會進行任何協商。代理主席，特區政府——尤其是李家超局長——動輒說要為被殺害的少女討回公道，但特區政府以至李局長有否考慮台灣目前的立場和態度，想法又是否過於一廂情願、自作多情？再者，一項如此重大的修例建議，為何諮詢期只有這麼短，而且遲遲未有諮詢台灣方面的意見？

既然如此，為何要強迫香港人接受？正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我很希望商界的朋友不要如此自私自利，並顧及整體香港的利益，一併支持擱置《條例草案》，讓香港社會、市民能享有多一重人權保障。

面對影響香港市民，甚至是往來本港的各國人士的人權的法例修訂，我們能與政府交流的空間十分不足，這種安排實在非常差勁。因此，我感謝楊岳橋議員提出這項議案辯論，讓我們表達市民的憂慮。主席，這次爭議源於去年年初發生的港人在台灣殺人後潛逃回港的事件。正當我們以為特區政府過去一年一直努力與台灣當局商討如何將兇手繩之於法的時候，修例建議卻造成更多的漏洞和帶來憂慮。雖然政府回應了商界的要求，剔除8項經濟罪類，但對於法律界及公民社會以至整個社會對移交逃犯安排的憂慮，政府至今仍未作出回應。主席，不論從人權還是商業角度來看，大家最關心的是，嫌疑人被移送後能否享有公平審訊，包括是否由獨立於政府的司法機關負責審訊、他是否有權自行聘請律師、有關審訊是否公開透明、他有否申請保釋的權利等，都是我們衡量一個地方是否擁有公平審訊機制的準則。讓我舉出一個具體例子，內地維權律師王全璋在2015年被捕後杳無音訊，過了3年零8個月才出庭受審，他曾聘請的律師不是被威迫退出，就是被捕。到了正式開庭的時候，又以"涉及國家秘密"為由進行閉門審訊，他最終在今年1月被判顛覆國家政權罪，判監4年半。王全璋律師在庭上是否有充足機會答辯，控方所提的證供又是否合理，公眾完全無從得知。主席，政府表示，凡涉及政治性質的罪行因政治意見而蒙受不利或被檢控或懲罰者，不會被引渡至內地。讓我們看看另一些例子，艾未未在2001年被指逃稅被罰款25萬元、2015年香港禁書出版人姚文田被指"走私普通貨物罪"被判監10年。他們不是被內地當局以政治理由檢控，但公眾普遍深信，這些都是政治檢控。政府又可能搬出第二個理由，實際上已經搬出這個理由，就是法庭會把關。正如吳靄儀女士早前表示，這個說法有誤導作用，所謂"把關"，法庭只是檢視由要求引渡一方發出的文書是否資料齊備，包括當事人所犯何事、有何證據、有否正式簽署的公文，以及特首簽署的授權進行書。如果引渡要求沒有違反五大原則，而文件的資料正確，法庭就要給予批准，並無權自行審議被要求引渡的嫌疑人是否犯了要求方提述的罪行或該等證據是否充分。因此，我懇請政府不要將政治責任推卸到司法機關，令他們承受不必要壓力，或要求他們做一些他們做不來的事情。主席，這項法例修訂源自一宗台灣殺人案。可是，台灣方面感到疑慮，甚至抗拒。事實上，台灣立法院在3月12日通過一項議案，要求陸委會及法務部積極與香港特區政府協商，按照僅適用於台港兩地的協議，務實解決個案引渡需求，陸委會在接受香港傳媒訪問時更表示，不排除會向香港發出旅遊警示。這樣，香港的國際聲譽一定受到損害。

究竟"把關"是名義上的把關或實質上的把關？局長上星期表示這46項罪類根據國際慣例不能剔除，而且《逃犯條例》多年來行之有效，但他卻突然表示可以剔除9項罪類。

是商界、全港市民或其他國家的關心嗎？如果局長能虛心向我們求教，如何透過法律程序處理同一問題，我相信我和各位同事，包括楊岳橋議員，可以在1星期內替局長想出，可以修訂哪一項現行法例，令這宗在台灣發生的事件得到圓滿解決。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發言支持楊岳橋議員的"要求政府擱置設立中港移交逃犯安排"議案，以及毛孟靜議員和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昨天保安局表示，移交安排所涵蓋的46項罪類中，有9項經濟罪類將予剔除。各位香港市民看看我旁邊這枝狼牙棒，政府等於告訴香港市民，只要在這枝狼牙棒上拔走9口釘便沒有問題。其實《逃犯條例》的安排正如有殺傷力的武器，其本質不會因而改變。主席，根據美國非政府組織"世界正義工程"公布的2018-2019年度法治指數報告，現時香港的法治排名為全球第十六位，而大陸只是第八十二位。特區政府雖然多次表示今次修例不包括政治案件，但我們看看近年發生何事？最少有20多名維權人士被大陸當局以非政治罪名進行審訊，本港更發生銅鑼灣書店事件。所以，在大陸未有實踐司法獨立、公平審訊的情況下，香港人絕對不能夠接受《條例》的修訂。從近20年多宗審訊不公的案件和冤案中可見，法律在大陸的司法系統中，又或在領導人眼中，只是保護政權的工具。

實際上，根據現行《條例》，香港可以因應中國以外任何與香港沒有引渡協議的司法管轄區要求，作出一次性個案移交安排，但條件是要經過香港的行政、立法及司法三重把關。政府現時提出的修訂是甚麼？

特首林鄭月娥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特區政府因為對台灣的慘案深表同情和憐憫，因而提出修例。

在香港人在台灣遇害一案中，同為香港人的疑犯透過漏洞而逃過審判，這當然令人髮指；但如果香港的特首、香港的保安局局長真的想為受害人及其家屬討回公道，大可沿用現有機制，將修訂只適用於台灣，以便把疑兇移交至台灣，甚至加設日落條款，根本不需要暗渡陳倉，藉着該案件提出修例建議，將引渡範圍擴大至中國大陸及其他司法管轄區。這難道不是包藏禍心的奸計？主席，其次，修例也會損害台灣的人權及安全。特區政府未有徵詢台灣的意見，就強行修訂《條例》，引起了台灣的強烈反彈。台灣陸委會副主席指出，如果港府藉着個案擴大《條例》下的移交範圍，以配合北京全面管治香港，台灣不排除會發出旅遊警示。他亦指出，港府一旦落實修例，預料將引起港人對人身自由、法治及人權的憂慮。如果連香港人也有質疑，港府如何保障台灣旅客的權益及安全？難道政府以為只要在46項罪類中剔除9項，便可以釋除香港人及其他國家來港人士對修例的憂慮？主席，第三，修訂《條例》會進一步扼殺香港的人權及"高度自治"。現時《條例》訂明，《條例》不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任何地區，即香港境內的逃犯不能移交大陸。這項安排除了體現大陸與香港實行兩套完全不同的司法制度外，我們不要忘記，在政治意義上，更體現了在香港主權移交初期，大陸給予香港人的人權保障。即是說，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可繼續享有司法獨立及人權自由，以及大陸法例不可以套用在香港、政治犯不可移交到大陸。不過，自1997年主權移交以來，香港原有的基本自由，不單受到一步一步的侵蝕，在"一國兩制"下的"高度自治"亦逐步收緊，掌握在北京政府的手上。特區政府現在修訂《條例》，是再進一步扼殺我們的人權受到保障的空間。主席，更重要的是，港府今次修訂《條例》，是有違國際公約下的責任。

在這篇題為"香港、中國、'移交安排'與人權"的文章中，作者指美國、加拿大、英國、澳洲仍未與中國簽訂引渡逃犯協議，主要的原因是中國的刑事司法系統存在很大問題，尤其是處理不涉及暴力的案件，經常出現任意監禁、虐待、迫供、政治打壓、審訊不公和死刑等情況。香港政府過去亦基於類似的原因，未能與中國政府達成移交安排。今天，我看不到中國有更好的人權紀錄，值得香港改變現狀以促成此事。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戴啟思在接受媒體訪問時，也提出了數個重點。他認為要和一個地區達成移交逃犯協議，需要有"基本保障"，包括確保對方有獨立公開的審訊、疑犯會有代表律師、懲教制度符合人權等。以他理解當年《條例》不包括中國大陸，就是因為大陸在這些方面"不合格"。這不是法律問題而是信任問題......若國家之間達成逃犯協議，其中一方不尊重當中承諾，另一方可以取消，但香港作為中國的領土，特區政府與中央的關係根本不對等。即使北京違犯協議承諾，港府又可以做甚麼？這正是吳靄儀所說，現時特區政府所做的不是堵塞漏洞，而是取消保障。最後，我想特別指出，在這次修例事件中，最虛偽的一群是那些走出來高聲疾呼要尋求公義、贊同移交疑犯的政府官員及建制派。我很奇怪，內地抓捕維權律師300人，為何不見他們大義凜然地公開說要尋找公義？新疆當局把維吾爾人關進守衞森嚴的培訓中心"洗腦"，有誰站出來為他們發聲？這些自命侍奉基督又拜倒黨國的信徒們，內地政府火燒十字架又打壓他們的主內肢體，為何不見他們站出來說要尋求正義呢？我亦請各位自命關心民間疾苦的建制派同事撫心自問，這數年來有無數香港人在內地遇上法律爭議，經營生意含冤受屈、買樓受騙，甚至遭強力部門無理拘禁，得不到公平審訊，不能自聘律師，家人不能探訪，審訊不能公開。但是，那些高聲疾呼"修例是公義"的建制派議員有否把"公義"公平地應用在這些被打壓的人身上，為他們努力爭取呢？沒有人想看到一個殺人疑犯在香港消遙法外，但我們也不想看到因修例而製造千百宗冤假錯案，更不想看到強力部門日後一聲令下，香港警隊3萬人便立即淪為他們的爪牙，服務這個鄙視司法獨立、沒有公平審訊、強迫在電視前認罪，並以法律作槍炮來治國的國度。法律既是武器，也是戰略。強力部門羅織罪名，以道德罪名及經濟罪名對付政治犯的情況，屢見不鮮。移交逃犯的難題爭議20年，當年梁愛詩和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議員也不敢強推，但今天的保安局局長卻膽敢這樣做。大家終於明白，香港的自由自主不是北京剝奪，而是一點一滴的斷送在香港人的手上。主席，作為社福界的議員，我經常說"服務跟災難走"是一個悲劇，但如果本港的惡法是因災難而來，將會是一個更差的悲劇。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相信昨天香港人看到最荒謬的事，就是坐在我對面的李家超局長大義澟然地說："難道要我們對於一些謀殺案視而不見？對一些兇案視而不見？"這個政府包括李家超和"林鄭"在內，對於在中國發生的慘案說過些甚麼？

最離譜的是，官員站出來為一宗台灣謀殺案伸張公義。根據報道，台灣當局自去年年中開始聯絡特區政府，但後者超過半年完全沒有回覆。其後，民建聯及所有人站出來要為苦主討回公道，但大家都知道，其實這是要借刀殺人。名義上是為台灣的謀殺案討回公道，實際上是暗渡陳倉。首先，大陸自我感覺良好，把台灣視為中國大陸的一部分。

該9個人用廁所用具塞着他的鼻及臉，又用鎖匙插他的身體，導致多處骨折，整個人被摺疊，結果9人打死1人。天津法院其後控告這9名主控官，但當然按照國內的法律，最後也是不了了之。這個正是李家超局長叫我們可以放心其法治的地方。

在國內，任何人都可以被冠以各種莫須有的罪名，例如尋釁滋事及顛覆國家政權。最近，在一宗國內的化工廠爆炸案中，一名維權的自願工作者被拘捕。

李家超是否秉行公義的人，大家心知肚明，他可不要再在這裏挑戰別人了。第二，退一萬步，台灣陸委會已經表示，如果香港要強行修例，便會考慮發出旅遊警示，呼籲台灣人不要來香港旅遊或經商。在國際或亞洲社會，香港向來是個講法治、講文明的地方，香港人和外國人都知道香港尊重法治。

台灣甚至歐盟駐港專員都如此緊張，原因是所有在香港的人都可以被引渡，包括外來工作的人、記者或維權人士。只要是大陸希望引渡的人，都可以用這方法引渡。

香港法院何來有能力拒絕國內法院的引渡要求？

林鄭月娥口口聲聲表示是次修訂《逃犯條例》有兩個目的，第一，是處理台灣殺人案；第二，是堵塞現行制度的漏洞，兩個目的並行。所以，有人說今次特區政府想一石二鳥。最初我也曾想，政府是否想一石二鳥？但後來，我認為這想法是錯誤的。

因為第一隻鳥，即台灣殺人案能否引渡該名疑犯返回台灣受審，特區政府根本並不在乎，政府的目的是通過《條例草案》，令所有香港人，或只要在香港工作、旅遊或過境的外國人、內地人及台灣人，日後可以被引渡到大陸，這才是局長和特區政府最大的"鳥"。今天的口頭質詢環節中，李家超表示港方今年3月初也再次聯絡台方，表示希望盡早就案件進行溝通。

所以，台方表示，如通過《條例草案》，便考慮發出旅遊警示。局長一定會說，香港的修例應由香港主導。

同理心是代入別人的角度來考慮。

昨天在"三合一"的記者會上，有記者提出了一項很好及非常合理的問題，李家超卻恐嚇他。該名記者表示，台灣方面並非要求香港以現時這種方法修例，他們對這做法甚有保留，會否經一番折騰後，立法會通過《條例草案》後，台灣卻不接受？換言之，政府口中的第二個目的，即填補漏洞，是否較真真正正協助死者家屬更為重要？

李家超如何回應記者？

你贊成我視而不見這制度的缺憾嗎？你是否叫我永遠視而不見？其實，誰叫他永遠視而不見？

所以，請林鄭月娥不要再說出於憐憫心、出於同理心、出於慈悲，希望協助死者家屬。他們的一舉一動，全部均是藉台灣案"過橋"，不是一石二鳥，他們完全不在乎第一隻鳥，因為明知台灣很大可能在未來數天便會表示無法接受香港的修例建議。

這個特區政府，由林鄭月娥至李家超都是假仁假義、假慈悲，藉台灣案"過橋"，他們是吃人血饅頭。

主席，有關修訂《逃犯條例》，政府初時用台灣殺人案作為起點，然後表示如何大仁大義，要為這件事彰顯公義。何謂彰顯公義？不是做了一件事，便等於彰顯公義......

答案已經清楚放在市民面前。我記得有同事問過李家超局長同一項問題，他答說通過《條例草案》後，屆時要看看台灣當局會怎樣做，這一剎那不接受，可能下一剎那會接受。以台灣殺人案作為起點提出修例，而局長跟香港市民解說的時候也表示，這樣做能夠彰顯公義。但是，原來通過《條例草案》後，最終能否彰顯公義，仍然要視乎台灣當局如何考慮這個逃犯移交安排，對台灣人民的影響後，由台灣當局作最後決定。

第二，我記得剛開始討論移交逃犯安排的時候，我們挑戰局長，表示內地的法治制度、法律制度跟香港很不相同，所以，大家有很大憂慮。局長的回應是，香港人應相信香港法院的把關。香港法院理論上應該就全部46項逃犯移交的罪類把關。

換言之，有一些罪類我們要相信法院的把關，有些罪類我們不需要相信法院把關，或者不要相信法院的把關，究竟道理和邏輯何在？

香港市民過往在香港生活，因為有《基本法》"一國兩制"的保障，可以免於恐懼，但修例後會否從此打開一道後門，甚至有人說，是大開中門？再者，關於建議的移交逃犯安排，香港大律師公會提出以修訂《刑事司法管轄權條例》替代。局長的回應是，修訂《刑事司法管轄權條例》沒有追溯力，所以不能夠採用。

試想一想，如果香港社會打開這道後門後，香港市民便要面對被移交的權力有追溯力的問題，試問局長如何能夠令香港市民安心？在這種背景下，大家會問：既然政府要針對台灣殺人案件，是否應該直截了當去處理有關問題？

局長表示現時以個案方式移交逃犯，運作上並不切實可行。局長回應時表示，擔心公開審議會驚動逃犯；會驚動逃犯的案件可能往後會出現。但是，今天這宗台灣殺人案便不存在驚動逃犯或潛逃的問題，因為疑犯在去年年初已經被警方拘留候審，至今不知不覺已經超過12個月。試想一下，疑犯這麼長時間被拘留，局長原本可以用個案形式來處理，但他不選擇這樣做，如何能夠告訴香港人他不是別有用心？

主席，一名香港女生與男朋友到台灣旅行期間遭殺害及被棄屍，疑犯其後回到香港。案件雖然有明顯證據，但由於港台兩地沒有刑事司法互助安排，所以即使疑兇在香港，也未能把他送交台灣受審，令死者家屬以至港台兩地人民十分難過。在案件被廣泛報道後，很多市民發現，原來兇手殺人後逃到香港，不一定會被移交，於是很多人開始討論這問題，甚至有人質疑公義何在，天理何在。受害人確實相當無助，家屬也非常哀痛，我們對此完全理解，亦一直向家屬提供協助，希望受害人沉冤得雪。

可是，他們知道政府將提出修例建議後便感到安心，希望立法會盡快通過，令逃犯順利移交，以便台灣地方法院及相關法院進行審理。主席，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時，也知道這事相當敏感，亦相信會在社會上引發很多討論，不同的持份者也會表達意見。

大家絕對要相信司法體制，亦要對法庭把關有信心。如果像反對派議員剛才所說，《條例》獲得通過便等於中門大開，所有須被引渡的疑犯都會立即被引渡，恐怕這完全藐視法庭把關的能力。大家有留意的話，法庭的審訴結果顯示，並不是政府有何立場，法官都要支持，否則也不會有那麼多案件，包括與政治相關的案件、佔中案或最近的新界暴動案等。

談到審理過程的嚴謹性，我認為最近一宗案件能協助市民理解，法庭把關的嚴謹性。

過去數個月，我們經常討論孟晚舟案。

當法庭作出判決後，相信當事人會提出上訴，甚至申請人身保護令。由於香港的法治體系獨立，媒體監督力量亦相當大，所以，我相信修例建議如獲得通過，這項安排便會以個案形式處理，若非一些必須引渡的案件或嚴重罪行，我不認為其他地方會貿然啟動引渡程序。

第二，局長多番強調，即使我們想啟動移交程序，也要有相稱的罪行，簡單而言，如果一些罪行在其他國家屬於刑事罪行，但在香港卻不屬刑事罪行，便無法啟動引渡程序。第三項保障是不能涉及政治和宗教，政府已多次清楚指出這點。此外，政府昨天修訂了最初的建議，回應社會上不同持份者表達的關心和擔心。大家都明白，在經修訂的法例開始實施時，有些情況會令市民特別擔心。

其實，引渡疑犯是國際責任，國際社會亦早已討論相關安排。

主席，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根據《基本法》第九十六條，"在中央人民政府協助或授權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可與外國就司法互助關係作出適當安排"。現時香港與32個司法管轄區簽訂了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協定，亦與20個司法管轄區簽訂了移交逃犯協定。至於沒有簽署協定的司法管轄區，可以以單一個案方式處理移交逃犯要求。按照現行條例，在政府提出要求後，經立法會審議後才能申請臨時拘捕令。另一方面，目前《逃犯條例》、《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及單一個案方式移交安排，並不適用於香港與中國其他部分。2018年發生了一宗港人涉嫌在台灣殺人後潛逃回港的事件，台灣當局曾向香港特區政府商討引渡疑犯。基於現行法例的局限，特區政府無法處理這項要求。在這種情況下，透過修訂《逃犯條例》填補法律漏洞，以便按單一個案方式移交逃犯到內地或台灣等尚未與香港簽訂司法互助協議的地方，是有現實需要的，亦有助保障香港市民，以及維護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獲國際認可的法治聲譽。然而，根據現行《逃犯條例》附表1，移交逃犯的罪行類別多達46項，覆蓋範圍甚廣，而且涉及不同的持份者。就現時已經與香港簽訂逃犯協定的司法管轄區，有關協定不一定包括46項罪類。

經民聯多番促請特區政府審慎處理，妥善關注三大範疇。首先，不宜一刀切，全部照搬《逃犯條例》列舉的46項罪類，應採取"先易後難"的分階段處理方式，先處理爭議不大的嚴重罪行，以便盡快修訂法例來堵塞漏洞。同時，特區政府亦應向社會清楚解釋，如何啟動移交機制及特區政府如何把關。第三方面，相關的犯罪行為的嚴重須達何種程度，才會啟動移交逃犯程序？我們樂於看到行政長官及保安局局長昨天宣布，長期移交逃犯協定會與單一個案方式移交逃犯的安排明確分開，並剔除社會上爭議得較激烈的9項罪類。政府又提到引渡的門檻，只處理可判監3年以上、在香港可循公訴程序審訊的罪行。我認為當局從善如流，採取"先易後難"的方式修例，剔除社會各界認為範圍太闊或有欠清晰的罪類，既能維護法治和彰顯公義，亦能避免問題變得複雜，並且釋除社會各界，包括工商專業界別的大部分疑慮。有人質疑，被剔除的9項罪類多數與商業行為有關，當局是否向商界傾斜？這是似是而非的看法。以第10項"破產法所訂的罪行"，以及第21項"與環境污染或保障公眾衞生有關的法律所訂的罪行"為例，這些罪行可以與商業及個人行為有關，亦可以與社會各界有關。我亦認為，國際間就有關刑事事宜司法協定有一貫做法，其他司法管轄區應以務實的眼光看待特區政府修例，不應加上不必要的政治考慮。儘管如此，這個問題並無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法，對於餘下37項罪類，例如第15項涉及違反信託義務的罪行，範圍仍然相當廣泛，特區政府有需要向市民解釋清楚，盡量釋除公眾疑慮。此外，罪行嚴重性以可判監3年為門檻，應否把門檻訂得更高？各項罪行的追溯期有多長？這些事宜有待政府進一步考慮及解說。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很多同事剛才談到，政府現在提出修訂《逃犯條例》，理由有二：第一，要為去年在台灣發生的兇殺案受害人彰顯公義，將疑犯移交到台灣；第二，為了堵塞漏洞。

如果有人問我，《條例》是否真的有漏洞？我認為是的，漏洞在於該法例的釋義，將中華民國——他們明明有自己的軍隊，並自行管理本身的事務——當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連韓國瑜也不接受。正因為政府這錯誤釋義，便製造出所謂的法例漏洞。很多同事指出，台灣方面也有提到，如果法例對該宗台灣命案真的有漏洞，當局可以只針對該案雙方進行協商，即使要修訂《條例》，亦應僅止於台灣。李慧琼議員剛才說，不修例，豈不是會有很多殺人犯在街上亂走？我們要明白，要做到李慧琼議員口中所說的"彰顯公義"，並不等於知道香港某人有在外地干犯殺人罪的嫌疑，便"不理三七二十一"，將他送到有關地方，不論是北韓也好、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好，不論該地方的審訊有多麼不公平、當地的人權受到多大的壓制，並不是這個意思。我們彰顯公義的同時，要確保將疑犯送到有關地方後，他可以得到公平審訊。

主席，看着修訂《條例》這齣鬧劇，有三夥人令人感到很噁心。第一夥當然是李家超局長加上特首林鄭月娥，這些假惺惺、假仁假義的特區政府官員。第二夥同樣噁心的，是借助台灣兇殺案，說要幫助遇害人家屬，跟政府"打龍通"的民建聯議員，一個是李慧琼議員，另一個是周浩鼎議員，我相信周浩鼎議員稍後會發言。我想起很多科幻小說、科幻電影都有這情節，即當世界有難，平民百姓水深火熱，數以百萬計的人相繼死去時，總有艘救生艇或太空船在某個地方預備好，接載那群富人、商界，加上總統、總理離開。梁美芬議員稱這種可以有自己獨有救生艇的能力為實力的表現，她在電台節目上親口說的，大家要看清楚這些商界的面目，自保便以為是有實力。我又想起電影"國產凌凌漆"最後一幕，有幾名疑犯即將要槍斃時，其中一名疑犯說：其實我已練成"水上飄"幾十年，今天我便要使出絕招。

商界的朋友，你們真的以為自己可以走出中國共產黨的指縫嗎？

主席，要談的道理，很多同事今天都談了，但我忍不住仍要回應一下議事堂內一些建制派同事虛偽或指鹿為馬的言論。

很明顯，政府、特首林鄭月娥以至李家超局長今次借去年台灣的殺人慘案，"消費"死者及她的家庭，從而達至他們的政治目的，這是不道德的。

他們有否聽過鄧小平"河水不犯井水"的承諾？當日對香港莊嚴的"一國兩制"承諾，要香港無論在經濟以至法治方面均獨立運作，原因是甚麼？你以為過去國內的領導人是傻子嗎？

很簡單，無論過去、現在或我相信可見將來的一段很長時間內，香港法治制度的水平仍會遠超中國內地，否則本港的商界朋友、在席的同事何須如此害怕？

政府的政治動機已經昭然若揭，還在強詞奪理，李慧琼議員剛才還替局長辯護，有沒有搞錯，指鹿為馬到此地步？主席，還有另一種方法，香港大律師公會之前指出，可以修訂《刑事司法管轄權條例》。

為何政府不肯考慮其他方案，偏要選擇一種既不能達致實務效果，無法移交台灣慘案中的疑犯，將來亦會引起更多問題的做法？主席，有同事剛才提到為何香港人如此擔心？我相信大家仍猶有餘悸，大家還記得銅鑼灣書店事件、"洗頭艇事件"，而國內的人權、法治狀況是怎樣的？

我們是否希望香港市民被亂扣帽子、被誣衊違反某法例，接着被逮捕到內地？

最後，作為總結，我希望李家超局長懸崖勒馬。"林鄭"假憐憫、真狠毒，若李家超局長真的要伸張公義，不要借此慘案"過橋"。剛才議員已指出兩種方法，即與台灣討論單次引渡協議，並修訂《刑事司法管轄區條例》，已足可解決台灣慘案移交犯人的問題。即使《條例草案》獲得通過，我相信他與"林鄭"出賣香港一事將會釘在香港歷史的"耻辱柱"上。

主席，當我們為了去年一名香港少女在台灣遭遇謀殺的案件無法彰顯公義感到可惜或不快，為了1年來也未能讓死者沉冤得雪而嘆息的同時，這件事的疑犯可以無需懼怕任何通緝令，無需受到法律制裁。

對於今天支持楊岳橋議員的"擱置議案"的議員，試問他們如何能夠忍心看着受害者家屬舉目望天、無語無助？他們口裏說同情，腳則跑到台灣，教唆別人反對《逃犯條例》，這是偽善。大家看得很清楚，現在坐在會議廳內準備支持今天這項"擱置議案"的議員才是在消費這件事。

我再三重申，在香港的普通法制度下，法庭根據香港現行法律把關。

《逃犯條例》第51條對這種情況作出了規定。

所以，我不希望再聽到反對派同事不斷提及包裝罪行。甚至有反對派議員最近說，在香港的司法制度下，法官、法庭根本不懂得或沒能力提出質疑，進行把關，只能全盤接受請求方提供的所有文件。我聽到這說法後感到很可惜，為何反對派議員可以完全無視事實，昧着良心說話，還要衝擊我們的司法制度，侮辱我們的司法制度？

其實，西方國家在普通法制度下，已處理無數移交逃犯的案例，並頒布無數判決。香港法庭並非最先處理移交逃犯的案件，處理案件時絕對可以參考其他普通法國家的法庭判例，對於人權會有高度的保障。主席，既然香港法庭處理這類案件起步較遲，我們甚至可以訂出更高的把關標準，處理這類移交逃犯的案件。

大家要知道，兩個司法管轄區要簽署一份協議，討論過程並不容易，很多情況下需要經年累月。

我也留意到，保安局已剔除相關罪類，釋除他們在營商方面的疑慮。

如果說香港立法會議員可以左右台灣對現時香港的修例或立法採取某種態度，他們未免太看輕了台灣當局。台灣有其獨立思考，有其主權，有其自行運作，有其法律制度，有其整個國家和整體社會的制度，並非香港立法會議員可以左右。不論是"林鄭"、李家超，以至今天在議事堂的保皇黨，他們都在惺惺作態。家屬對於這宗少女被謀殺的慘案已經非常傷心，香港市民誰也恨不得盡快將疑兇繩之於法，把他治罪。

為甚麼在事件發生一整年後，還未與台灣有實質的交換意見和對話呢？台灣的陸委會表明了立場，是絕不接受任何以消滅主權為目的的作為，陸委會又指台灣輿論非常擔憂修例後在港台灣人的人身安全不能獲得充分保障，亦擔心未來赴港的台灣人可能會成為第二個李明哲。陸委會表示，法務部仍在等候香港方面的回應遣送港人謀殺案疑犯到台灣的請求，強調即使修例後展開移送嫌疑犯的程序，如果程序不符合我剛才提過的相關原則，台灣仍然不會接受。

政府藉着這宗慘案以進行的最大目的，不是要堵塞漏洞，而是消滅香港的保護罩，消滅"一國兩制"下香港人所享有的人權。我們不能夠把香港任何逃犯或疑犯，移送到一個司法管轄區沒有基本人權保障、不會獲得公平審訊的地方，這就是最基本的原則，這根本已寫在人權法中。但是，政府卻偏要破壞這個保障。

我們相信這套制度嗎？絕不可能。

法政匯思召集人李安然說，法庭只能夠依靠提出移交的司法管轄區提供的表面證供裁定是否移交逃犯，而不會考慮該地區是否有公平審訊的制度，未能夠完全確保疑犯的權利，這是很清楚的。法庭根本沒有權力考慮司法管轄區的制度，又如何能夠把關呢？同樣兩地有該等罪行，政府卻從這46項罪類中刪去了9項商業罪類，這是明顯偏袒工商界，是置香港人於一個危險的境地，甚至過境的人也會被置於危險的境地。

主席，對於台灣命案，每個香港人也與死者家屬一樣，希望公義早日獲得彰顯，令死者沉冤得雪。

換言之，即使通過民建聯支持、周浩鼎議員信誓旦旦所說的《條例草案》，這個疑犯也很大機會無法被移交到台灣。周浩鼎議員還說，民主派到台灣，教唆台灣政府反對這個安排。台灣政府是民選政府，周浩鼎議員，請你動動腦筋，難道你幫梁振英在立法會干預調查，又是受到梁振英教唆嗎？你說我們這樣做是衝擊及侮辱香港的司法制度，指我們質疑法庭未必能做好把關。那麼你先看看自己在立法會做過甚麼？你完全破壞立法會監察行政機關的制度；你說這些話，大言不慚。主席，政府如果要移交這命案的疑犯，最簡單直接的方法便是與台灣當局直接協商移交逃犯的協議。政府不這樣做，卻一併處理移交逃犯至人權紀錄劣跡斑斑的內地，這是捨近圖遠的做法，最終不能移交逃犯至台灣，反而卻移交在香港的人士到內地受審。這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政府不想把現時命案的逃犯移交到台灣，反而想令香港法治的重要堡壘中門大開，讓內地的法制影響香港，對香港每個人構成威脅。

在這種情況下，普世的基本價值是不應實施這類移交。

剛才在口頭質詢時，我已經指出現時所謂的個案移交方式是政府新發明的，所以，李家超局長，拜託你不要再說修例要區分兩種移交安排。

涂議員剛才引述了2011年中國刑事法律網的一篇研究文章，題為"內地與香港移交逃犯合作之法律障礙及對策分析"，我便立即拿了來看。文章指出："構建兩地移交逃犯刑事合作機制已經成為擺在兩地司法機關面前一項緊迫任務"，而緊迫任務是甚麼意思呢？其中一個是處理有關"請求的審查標準和程序差異"的問題。我引述一下："香港的《逃犯條例》確立的是一套符合國際通行做法的嚴格雙重審查制......比較而言，香港對外國請求引渡的審查標準和程序相對嚴苛、繁瑣......

"文章又指要簡化移交逃犯請求的審查程序，換言之，即是"只需要由兩地司法機關對移交請求進行形式性審查，即只審查有關移交逃犯請求以及支持該請求文件是否符合協議，無需對請求所涉犯罪進行實質審查，因此也不要求請求方提供關於犯罪事實的必要證據材料或表面證據。

在這個形勢下，保安局不顧以往的討論和顧慮，"走精面"地提出《條例草案》，結果打開了中港引渡的缺口，簡化移交逃犯程序，與那篇文章的目的也是雷同的。

在2月15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後，我去信保安局提出9項質詢。所謂的諮詢期限為3月4日，我的同事曾致電數次，三催四請。

其實，台灣當局已多次聯絡特區政府，希望就引渡該疑犯的事宜，港方可以作出安排，但一直未獲正面回應。政府現時的做法，並非旨在解決這宗個案，而是藉這宗個案"過橋"，發起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保安局局長提出修訂《逃犯條例》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以處理現時未有與香港特區政府簽訂互助法律協議的地區——包括中國大陸、台灣、澳門等——所提出移交逃犯或疑犯的申請。對於這種做法，民主黨表示強烈反對，所以我們支持楊岳橋議員的原議案，當然亦支持涂謹申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在今天的辯論中，建制派及政府均表示，政府建議修例的目的，第一是要堵塞漏洞，第二是要伸張正義。

中國仍然是中共一黨專政，法院仍然在中共的控制下辦事。

然而，我們不會將"一國兩制"下亟需捍衞的壁壘打破、鑿開。政府現時提出的修例建議，便正正製造一個最大的漏洞，在"一國兩制"的壁壘下鑿開一個洞，隨時令在港人士被帶往大陸。法院能否做到守護港人權利的把關角色？我並非說法院不公正，而是法院負責忠實執行立法會所定的法例。

主席，特區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確實引起社會各界廣泛討論及關注。首先，我在這裏表明，經民聯認同透過修例堵塞法律漏洞。對於政府原先建議涵蓋的46項罪行類別，我們認為範圍過於廣泛，亦有不清晰的地方，加上多項條文牽涉一些商業法規。除工商界擔心會誤踩地雷、誤墮法網外，普羅大眾在日常生活亦有機會"中招"，所以我們多次與保安局溝通，要求政府剔除部分不太嚴重的商業法則，以釋除社會的疑慮。對於政府當機立斷，昨天宣布剔除9項最具爭議性的罪類，我們表示歡迎。我亦相信，是次修訂可以大大釋除市民的疑慮。主席，今次剔除的條文，有不少涉及商業法則。有人質疑，商界是否有特權？政府有否優待商界？我認為這種說法並不公道，因為剔除的9個罪類不單關乎商界，在商業機構工作的員工，甚至市民大眾都可能會受到影響。例如第11項"與公司有關的法律所訂的罪行"，不單涉及公司老闆和董事，相關的行政人員都可能會"中招"。

所以，主席，我想強調，我們絕對不是要求政府優待商人，亦不是為商界爭取特權，而是要求剔除一些範圍過大、不夠清晰及不太嚴重的商業法規，以便日後為商人以至社會各界人士提供保障。主席，就《逃犯條例》的修訂，我作為香港總商會的立法會代表及經民聯副主席，已多次與保安局局長會面、交流，明確表達我們的意見及建議。香港總商會的立場很明確，期望當局能夠審慎對《逃犯條例》涵蓋的罪類逐一檢視，尤其考慮針對商業及經濟罪類，重新釐定其嚴重性、定義及標準，例如有關商業及經濟罪類一定要涉及某個較高金額才能啟動移交逃犯的要求，以釋除商界的疑慮。我們亦建議，日後的移交要求必須由當地最高級別的司法部門提出，例如：如內地向特區政府提出移交逃犯的要求，應由最高人民法院等中央機構負責把關。主席，我明白特首、保安局對香港少女在台灣被殺一事，有切膚之痛，很希望透過修例堵塞法律漏洞，令涉案人士可以受到應有的懲罰。但是，要促成這件事，不一定要"一刀切"處理。我們可以訂立先後次序，先處理一些嚴重罪行，包括殺人放火、綁架、販毒、搶劫等，然後再討論一些具爭議性的項目。雖然政府已經聽取我們的意見，剔除了9項罪類，但在其餘37項罪類，我們認為仍有不清晰的地方，包括第15項關於"信託"的部分，我們希望政府稍後可作進一步解釋，以及檢視是否有改善的空間。至於楊岳橋議員的原議案，我們不能夠支持，因為我們不同意一些逢內地必反的議員，他們戴着有色眼鏡看內地的司法制度。

主席，政府建議以"單一個案"方式移交疑犯的安排，商界對於可引渡罪行清單所包含46項罪類中的10多項存有很大的憂慮。作為代表商界和中產的政黨，自由黨有責任向政府當局如實反映當中的問題，並希望政府可以直接向商界解釋清楚。我們可以說是最早向政府提出有關意見的商界代表，而政府也很積極回應。在過去數星期，自由黨一直與有關官員頻密會面及深入探討，保安局局長有時候甚至即日便回應我們的問題。

我們更提議須由中央級別的檢察院或法院發出拘捕令，才可進行移交程序。此外，我們亦建議在移交後採取一些行政措施，保安局局長已聽取意見，並承諾會向中央政府反映。當然，政府當局也有其考慮角度，不會對商界的意見照單全收，但亦總算接受了大部分意見，這反映當局的誠意及願意聆聽的態度。至於是否已經完全釋除商界的疑慮，我相信一定不是，自由黨仍然需要向不同的業界解釋及諮詢，以了解他們的意向。自由黨必須重申，這不代表我們不同意政府修訂《逃犯條例》，因為我們明白引渡重罪逃犯是應有之義。事實上，這次修例並不是針對內地、澳門及台灣等地，而是面向國際社會，涉及所有未與香港簽訂長期移交逃犯協定的國家。再加上，現時兩項有關刑事司法互助及移交逃犯的法例均訂明，不適用於香港與中國其他部分之間，因而不容許香港處理一宗在去年2月轟動港台兩地、一名香港男子涉嫌在台灣殺害港籍女友後返港的案件。這宗案件凸顯了本港法例在這方面的不足和缺陷。因此，我們原則上同意有需要填補現時的法律漏洞，尤其是殺人放火等嚴重罪行。我們沒有理由讓該類罪犯利用香港的漏洞而逃之夭夭，不用受到應有的法律制裁。事實上，商界理解政府這次修例的目的。他們並非不信任內地的司法制度，只是內地與本港的司法體制的確存在差異，而且內地不同地區實施法例的情況亦各有不同。須知道中國改革開放40年，廣東省是改革先鋒，實行的是"粗放式"改革，地方政府"先行先試"，不同地區之間以至同一地區內不同監管部門的法律法規亦存在差異，並有不銜接甚至互相衝突之處。因此，在這情況下引入移交疑犯的安排，商界存有憂慮也是可以理解的。過去數星期，自由黨及政府均投入了很多時間進行商討，雙方的目標是盡量解決大家的憂慮，積極尋求改善的措施，讓香港市民有信心接受由法院為移交疑犯的安排把關。因此，我看不到有擱置修訂法例的需要。如果大家不喜歡修訂法例，大可提出反對或在其提交立法會時提出修改，而不是將其擱置。

昨天，政府為了回應商界的疑慮，剔走9項罪類。我無意在此嚴厲批評商界的朋友，但社會大眾對於他們的反應，我只能用一句孟子的說話來形容，就是為富不仁。過去數十年，眾所周知，香港人一直對地產商及財團作出批評和深表不滿，否則當時梁振英也沒有可能利用民粹，趁着地產霸權的風潮獲得所謂的民意支持。

我代商界的朋友提出這個問題，我再重申，我代商界的朋友提出問題。

在香港，導致嚴重傷人的交通意外，最高可判罰款21,000元及監禁3年。難道商界的朋友不擔心會因為10多年前的車禍被大陸捉拿，然後再被加控一項商業罪行？

過去數年，香港的政治局勢出現一種現象，不只是反對派帶領香港人越走越極端，而是有些建制派再沒有統一口徑站在中央的立場，又或是黨派勢力出現分野。他們所擔心的問題，在香港社會或我們的眼中可說是昭然若揭。

他們的反應讓香港人知道，原來他們只是擔心切身利益會因在香港的言行未必完全與中央一致而受到損害，所以才走出來要求豁免商業罪類。

我不想花時間討論何謂"公義"，但站在小義與大義之辨，香港的大眾卻仍然只停留於TVB向我們灌輸的思考方式，連少許抽象推理，稍為廣闊或宏觀的分析也欠奉。壞人犯法便要槍決，數十年前便是如此。

代理主席，這次政府要修訂《逃犯條例》是源於台灣一宗殺人案。

這好像你家有一處地方漏水，你不會只修補那個地方，而會同時將所有漏水的地方也修補。

如果真的要移交逃犯，需要經過很多法律程序，當中必然會經過我們的司法機關，即法庭的參與。於是有同事說，政府將政治壓力轉移給法庭，又或者如果"阿爺"要求，一定會批准，法庭不會拒絕。這似乎跟泛民同事一直說很相信我們的法庭，很相信我們的司法制度，很相信我們的法官背道而馳。

不過，我很相信我們的司法制度，很相信我們的法官。

如果我們的法庭隨便批准遣返難民的話，代理主席，現在便不會有萬多名假難民在街上行走。如果法庭沒有嚴格把關，這些人可否繼續留在香港，最長更達到10年時間？所以，我很相信香港的法庭一定會嚴格把關。泛民同事提出這個觀點，是無視法院的獨立性，亦無視法院嚴格把關這個事實。剛才有同事提出，如果有一些人權評級很低的國家要求香港移交逃犯，我們修例後是否就要就範？當然不是這樣，如果真的有一個人權評級很低的國家要求我們移交逃犯，也要按照香港的司法制度和程序來處理。其實這個道理很簡單，這位泛民同事有法律背景，他應該比我清楚。我不知道他為甚麼完全不提這一點，只在這裏說一個很極端的例子來嚇怕香港人。另一位泛民同事的觀點就是，內地跟香港的制度不同，如果我們今天修例，就是破壞"一國兩制"。如果這個論點成立的話，他們便是說我們的法庭沒有能力把關，亦假設我們的司法制度已經不再獨立。剛才郭家麒議員說，如果中央法院要香港法院"交人"，香港法院不得不"交人"。這明顯不是事實，這個論點亦不能夠成立。泛民同事剛才提出的另一觀點就是，制度不同便不能夠移交逃犯，但世界上很多社會、很多國家跟香港的制度不同，那麼，豈不是很多逃犯都不能夠移交？所以，我認為泛民同事的論點很多都是錯誤，誤導香港市民和外國人。如果香港法院裁定某人不適合移交到某一個地方，即使行政長官也不能夠勉強行事。鄭松泰議員剛才說，為甚麼政府無緣無故從46項罪類中剔除9項，是否因為商界聲音大一點，是否不信任我們的法庭把關？我本人的理解是，政府沒有說過一定要把這46項罪類一籃子納入法律框架。事實上，我們跟其他國家簽署移交逃犯協定時，也不一定全部納入這46項罪類。

代理主席，我最後想說的是，沒有移交逃犯框架是不公義的，隨便移交逃犯亦是不公義。政府現在的難處是要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由法庭和特首把關，讓公義得到彰顯。我認為這個做法合理。

代理主席，去年台灣發生的香港少女一屍兩命慘案，凸顯香港與台灣等多個有密切交往的司法管轄區未有簽訂逃犯移交協定的問題。香港政府為了堵塞這個漏洞，建議修訂現行《逃犯條例》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容許香港以個別個案的形式，與台灣及內地等未有簽訂長期移交逃犯協定的司法管轄區進行逃犯移交安排，目的是為嚴重罪行的受害人及其家屬討回公道，令干犯嚴重罪行的罪犯得以繩之以法，並予以嚴懲。香港的法律及司法制度一向以獨立、公正和透明度高見稱，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香港人的法治和守法精神也一向不俗，他們明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即使到香港以外地區，也要尊重遵守當地法律，不應抱有僥幸心態，以為在某個地方犯法、犯事，出境回港後便可以無須負上責任。現行《逃犯條例》與港府的修例建議，對人權及司法程序均有很大保障，例如只有在兩地均被視作罪行的行為才可啟動移交程序、政治罪犯不得引渡等。行政當局僅有權啟動相關程序，對於警方能否拘捕、扣押，以至最終引渡有關疑犯，每一個步驟均有法庭獨立把關。其間疑犯有權提出上訴、司法覆核及申請人身保護令，並可委聘律師及申請法援。所以，原則上，我們不應反對有關修例。然而，由於內地的法律和司法制度有別於香港，加上反對派不斷在香港以至國際社會製造白色恐怖，將修例建議妖魔化，說一旦通過實施，香港便會失去人權自由、司法保障，任何香港居民，以至在香港旅遊的台灣或海外旅客隨時會被任意引渡到內地受審，引起部分香港市民，以至海外人士的疑慮。但是，我們要問一問，香港的司法制度是否如此容易被摧毀、是否如此脆弱？

所以，有人建議將某些性質較輕的商業及經濟罪類剔除於可以移交的範圍之外。他們指出，香港與多個海外司法管轄區簽訂的逃犯移交協定，亦未有完全包含現時《逃犯條例》下46種可以移交的罪類，例如跟新加坡的協定便沒有包括某些商業和經濟罪類，與美國的協定則沒有包括操控賣淫和強迫墮胎等罪類。新加坡和美國，與香港同樣實施普通法，他們有對可移交的罪種作出刪減，香港與內地分別奉行普通法和大陸法，是否有必要或急於包括全部46種罪類？香港政府聽到社會的意見後，昨天宣布調整修例建議，將9項有關公司、證券、稅務、破產、知識產權、環保和非法使用電腦等罪類剔除，並且訂明只有在香港最高可判監3年或以上的罪行才可申請引渡疑犯，可能是要照顧到實際情況，有助釋除部分香港市民和海外人士的疑慮，亦沒有違反針對嚴重罪行的大原則，這些是可以理解的。對於有人質疑，縱使香港通過修例，台灣當局亦未必願意接納，大家不要忘記，觸發今次修例的行李箱藏屍案件，是由台灣方面主動提出引渡要求，即使台灣現屆政府基於某種政治理由而放棄引渡，也不排除下一屆台灣政府會有不同的做法。但是，香港一天不修訂，有關的引渡安排便一天不能啟動。

最後，我要問一問，我們是否希望香港繼續成為內地所說的逃犯天堂，以及嚴重罪犯的避風塘？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反對原議案和各項修正案。

陸頌雄議員，請停止發言。
代理主席，兩地要進行逃犯移交，最主要的考慮是兩地人民的福祉。

除了張子強案，剛才鄭松泰議員提到德福花園謀殺案——李育輝案，關乎的是另一項原則。

其實，在不同的司法管轄區及國與國之間有很多成熟的原則，剛才很多議員都有提到，我們在學術界亦已討論了很長時間。

我覺得政府今次也算從善如流，因為在聆聽不同界別的意見後，當局在原有表列的46項罪類中剔除了9項。政府宣布剔除這9項罪類時，很多人批評政府此舉完全向商界傾斜，剛才鄭松泰議員更指罵商界為富不仁。

不過，我必須指出，政府接納剔除"非法使用電腦"及"知識產權"這兩項罪類，其實這兩項罪類絕對不是商界的憂慮，反而是我剛才提到的斯諾登案。

事實上，我們是逐項罪類提出的，有些法律界的資深人士亦認為不訂定46項罪類就是不公道，就是民粹，但其實各協定的表列罪類數目不一，英國是26項；美國是36項；新加坡是21項；加拿大是25項；澳洲是32項。

我認為，修例不應增加不必要的憂慮，特別是支持國家及"一國兩制"的商界朋友的憂慮。

不過，縱使如此，我也呼籲特首和政府在行使這項權力時，雖然有法庭把關......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對於楊岳橋議員提出這項"要求政府擱置設立中港移交逃犯安排"的議案，我認為他有點借題發揮、無限放大及無限誇大，將修例說成會破壞"一國兩制"，我實在看不到有甚麼道理不反對這項議案。

修例的目的，是為了堵塞現時法例的漏洞，以防香港因為未有跟其他國家或地方簽署逃犯移交協定，而淪為逃犯天堂或罪惡之城。

政府現時提出的修訂，不單包括殺人放火等嚴重刑事罪行，還包括其他商業罪行，涉及共46項罪行類別。

因此，不少市民和商界人士憂慮，日後會因無心之失踩界，或因內地審訊程序不公而誤中地雷，陷入有理說不清的局面。

同時，有人可能利用現時比較明確的規限，追究以往法例不清晰的地方。

我也留意到，已跟香港簽署逃犯移交協定的20個國家之中，並非46項所謂的嚴重罪類都全盤適用。以新加坡為例，除了破產相關的罪行外，其他多項商業罪行，包括證券及期貨交易的罪行，都不包括在內；而香港與加拿大和英國簽訂的協定同樣不包括證券及期貨交易的罪行。所以，我歡迎政府在聆聽社會上不同的聲音後從善如流，剔除了9項罪行類別，包括與稅務相關、轉移資產、證券及期貨相關，甚至是非法使用電腦等罪行，並提高了個案方式移交的門檻，排除一些輕微罪行，令公眾得到更大保障，在相當程度上減輕了大家的擔憂。最重要的是，我們要對香港一直引以為傲的司法制度有信心。即使特首同意啟動引渡機制，仍有法院擔當把關角色，而不是像泛民所說的中門大開和沒有任何保障。但我仍希望政府稍後在有關法案呈交立法會審議時，細心聆聽大家對其餘37類罪類的意見，繼續作出合理的調整，或作更清晰的說明，令大家更加放心。

例如法國、比利時、澳洲等已跟中國訂立永久性的引渡安排。

一方面，部分支持者可能過分地用台灣的個案打同情牌；另一方面，更多不贊成修例的議員或市民似乎過分地打恐慌牌。

現時香港市民......香港除了是福地外，也可說是"嚇大"的地方。

我們應該小心平衡各方面的理據。

我剛才說過，全球186個國家之中，減去20個後，本港與166個國家之間的安排是存在漏洞的。

事不離實，我們經常聽到一些新聞或個案，證明我們的擔憂並非全無道理。然而，任何國家在發展的過程中也要不斷改進。

代理主席，恐怕現階段我們只能希望向前踏出半步，考慮是否有辦法填補地域上和程序上的漏洞。中國作為我們自己的國家，亦是香港的鄰近地區，我們竟然完全沒有辦法。

《逃犯條例》附表1載列的46項罪行類別當中，所有嚴重罪行，包括謀殺、強姦、搶劫、嚴重傷人和毒品等案件也沒有獲得豁免；相反，對於一些比較軟性或所謂的白領罪行，很多國家也開始作出豁免。

如商人犯下嚴重的非白領罪行，亦無法獲得豁免。

不論是商人或普通市民，甚至是議員，待遇都是一樣。

多謝楊岳橋議員提出這項議案。

《條例》的第1部第2條清楚訂明："香港政府及香港以外地方的政府"。

這項規定是我們在1997年制訂相關法律時，因應"一國兩制"的實施、兩地法律和法治情況不同而訂立的。

我們擔心的是這扇後門一旦打開，日後會否......我們可否信任內地的法院制度絕對能夠還當事人的清白？

但是，我們目前卻只顧討論如何理順和接受《條例》的修訂。

我想對何議員說，沒有人對他洗髮的程序有興趣。

這一系列安排會否是一條不歸路？何議員的發言總是發人深省，我們真的要考慮。如果那是二合一洗髮水便更糟糕，我們不知道當中的細節，魔鬼在細節的情況往往便是這樣發生。

其實這真的很可悲，代理主席。

你會說屆時再算，但情況既然真的有可能發生，政府便要回答在此時對這項安排有所隱憂的香港人。說到底，我相信沒有人會反對政府作出一次性的移交。

我們不是想打"恐懼牌"，但我們有責任把一些可能發生的事說出來，讓社會討論。

前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在1998年於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指出，香港可與內地司法部門商討互助安排，由負責的政策局加緊處理。香港特區政府和內地法制有所不同，諸等情況令人擔心，無論是中國、台灣......還是香港，我們是否已經準備好呢？

代理主席，做生意的人有一句話，就是"蝕本生意無人做，殺頭生意有人做"，意思是沒人做生意想蝕錢，但一些需要鋌而走險甚至牽涉犯法行為的生意，卻很多人做，只要能賺錢便可以。《逃犯條例》載列的46項罪類，很多屬於剛才所說的"殺頭生意有人做"，可能令人入獄。奇怪的是，剛才有不同議員教大家如何愛國愛黨，但又嚴厲批評有些內地法規有問題。祖國內地的法規豈會有問題呢？

可悲的是國家成立了50年，還要對人說要依法治國，依法治國是最基本的，不需要告訴其他人。林健鋒議員說不要戴有色眼鏡看內地的法例，張宇人議員說不同地區實行的法律制度可能有點問題，還可能互相衝突。

金融業從業者更要小心，很多人以為民主派擔心有人會因其政治意見而被移交，其實我們並不擔心這點，但金融業從業者在不受保護......

主席，我發言支持毛孟靜議員及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李局長在回應原議案和修正案時，強調香港要堵塞逃犯天堂的漏洞，在修例後，任何國家和司法管轄區均可以向香港申請引渡，因此修例並不是針對中國內地云云，而是適用於全世界。

但我們不妨又想一想：第一，過去20年來，我們的制度從未有過這種修訂；第二，既然局長未能用任何實質的理據說服我們，香港真的成為了一個"逃犯天堂"，為何要為單單一宗個案修例？我再次問問局長，我亦熱切期待局長回應，為何我們不能夠透過......
楊岳橋議員，你應針對修正案發言。
主席，我現正針對此論點進一步發言。

我期望局長可以展現他的智慧，說服香港人為何政府不能夠透過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和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處理這宗案件......多謝主席再次提醒。正正因為這個原因，我希望在座每一位議員能夠支持涂議員和毛議員的兩項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要求政府擱置設立中港移交逃犯安排"所提出的議案或其修正案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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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正所謂"你不能叫醒裝睡的人"，所以任憑我們民主派今天如何聲嘶力竭，相信亦都有部分議員不能夠被"點醒"。當然，令人遺憾的是有部分具有法律背景的建制派議員，依然嘗試用法庭把關這個藉口掩飾今次修例的漏洞。我再次強調，法庭是司法獨立的。香港的法庭當然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到，但當法律不容許法庭採取某些行動時，當標準仍然停留在表面證供時，建制派議員口中的"法庭把關"很多時根本是愛莫能助。當然，對於那些非常支持祖國的建制派，我相信我們從來不能說服他們；但商界的同事真厲害，一方面高舉着"我們要相信祖國，我們要繼續愛國，我們要相信祖國的制度"，但同時間又不相信祖國的法律——關乎某些法律條文及某些罪行類別——這種邏輯和如此精神分裂的態度，才令我覺得震驚。我相信對於這方面，就連"深紅"的建制派同事應該也看不過眼，只是大家份屬同一隊伍，當然不能夠互相攻擊。主席，我再次強調，我想聲嘶力竭支持今次修例、說不想香港變成罪犯天堂的那些人認真想想，今次將9項罪類剔除的做法是否容許香港將來成為這9項罪類的逃犯天堂？如果修例有道理、有邏輯，我相信全國政協常委何柱國昨天也不需要出來對大家說，希望香港以後......以往是如沐春風，我擔心修例後，將來只會變成凜凜寒風。

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